主席，今天我們25位泛民議員提出這項彈劾議案，胡志偉議員剛才列舉了一些例子，而我也做了一些調查或一些文獻上的蒐證，看看有何因素會構成彈劾。

當中有六大元素：第一個元素清楚指明是濫權。

她是否有權用盡呢？過往，例如在有關大嶼山及很多不同的事件上，她有否濫權呢？

這些元素並非以先後次序或按其重要性排列，我只是提出有六大元素。第二個元素是不符或損害公眾利益。

那麼，特首所做的與公眾利益有甚麼不符呢？特首領導香港約兩年半，其間出現甚麼現象呢？

阻礙公義，這是很明顯的。

當然，政府對公義的定義，與我們對公義的定義或建制派議員的定義都不盡相同，但很清楚，現時在我們的五大訴求中，其中一點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便是要尋求公義。

這便是大家在尋求公義時，政府卻竟然阻礙市民尋求公義，這些事有沒有發生呢？如果沒有發生，為何不能承諾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

鄙視議會。很明顯，現在便是鄙視議會，數夠票便可以通過，只要被建制派嚇唬一下說不支持通過時，便立即在財務委員會抽起有關大學的撥款。今天報章報道原來某些朋友認為大學的管治出了問題，但管治和管理是兩個概念。

只因為有唯命是從的官員，在議會內保駕護航的保皇黨及坐擁大量武器的警方組成邪惡"鐵三角"，政府就任意妄為，背棄民意，暴力鎮壓香港人。6月12日在金鐘的鎮壓標誌着特區政府邁向專制極權。

議案措辭附表的第一項指控是無視主流民意反對，強推備受爭議的法案。在推動"送中惡法"的過程中，林鄭月娥不斷"消費"台灣殺人案，以此作藉口企圖剝奪所有香港人免於恐懼的自由，更鄙視一切反對聲音。她亦不理會6月9日百萬人上街的訴求，自恃在立法會內有足夠支持，就強行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更不惜一切在6月12日暴力鎮壓到立法會大樓外示威的香港人。即使6月16日再有"200萬+1"人上街抗議，提出正式撤回而不是暫緩"送中惡法"，以及撤銷"六一二"暴動定性等"五大訴求"，林鄭月娥也只是作出既無內容也欠缺誠意的道歉。這種虛偽、傲慢、狂妄自大、視香港人命如草芥的態度構成嚴重違背民意的瀆職行為。香港人亦從此不再對"林鄭"及特區政府存有寄望，決定展開在全港遍地開花的長期抗爭，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在處理台灣殺人案疑犯上，我們可看到管治班子仍然執迷不悟。對於台灣方面要求建立司法互助合作機制，香港政府拒絕合作。特區政府撤回"送中條例"後，企圖以疑犯投案來解決問題，更指摘台方的做法是"政治操作"。

疑犯到台灣投案，特區政府不提供任何司法協助，包括提供可能與案件有關的關鍵口供和證據，並非爭取公義的應有態度；把疑犯送走投案卻不提供證據，是人治而非法治的表現。直到今天，疑犯仍然身在香港，可見"林鄭"經常掛在口邊的"彰顯公義"根本是徹頭徹尾的藉口、幌子，亦再次證明"林鄭"的初心是強推"送中惡法"，假公義之名剝奪香港700萬人免於恐懼的自由，令香港社會徹底撕裂和分化。"送中惡法"暴露了特區政府的本質——專制統治，尤其是林鄭月娥縱容警員濫暴、濫權。由6月9日晚百萬人遊行後警方在立法會大樓附近一帶清場，到"惡法"恢復二讀辯論前，警方在全港進行大規模搜查、搜身及拘捕，猶如實施戒嚴般。至"六一二"當天，警方在金鐘開槍鎮壓，發射大量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直接攻擊示威者、學生、記者、急救人員、外籍人士等。尤其在中信大廈對開參與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集會的和平示威者，受到警方圍攻及施放催淚彈轟炸，差點釀成人踩人慘劇。在此後的半年，特別在香港政府於10月初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實施《禁止蒙面規例》後，警方這類隨意鎮壓、針對平民的圍捕和襲擊擴展至全香港18區，武力程度不斷升級，反抗力度亦相應增強，終於演變成10月1日警員在荃灣開槍，實彈槍擊中學生健仔胸口的事件。11月8日，在將軍澳墮樓的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傷重不治；11月11日，交通警員在西灣河向青年發射實彈，射破對方的腎臟和部分肝臟；還有警方到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香港理工大學圍困學生的事件。

高壓統治成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連和平集會也被政府禁止。事態發展至這樣的局面，"林鄭"及其政府是罪魁禍首。此外，北京政府"盲撐""林鄭"，倚賴警隊鎮壓香港人，錯判民情，更令事態惡化。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8月6日語氣強硬地宣稱，香港需要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當時正值元朗"七二一"白衣人襲擊市民事件發生後的半個月，在香港人對警隊的信任急劇下滑之際，中央政府竟然斷言由警隊解決問題。

往後的事態發展證明，北京政府的政治誤判令打壓和抗爭進入不斷升溫的循環，既止不了警隊濫捕，亦制不了特區添亂，造成矛盾擴大的嚴重後果。北京政府"盲撐"特區暴政，警隊更加有恃無恐。路透社9月初披露林鄭月娥會見商界的錄音內容，她在會面中表示自己除了3萬警力外甚麼都沒有，因此無論做甚麼都必須考慮警方的評估和反應，要給予警方更多權力。張建宗司長曾為"七二一"事件道歉，更引起警隊強烈反彈。中共、港共聯手包庇暴力，結果令濫權的警察恃勢凌人，得寸進尺，警隊內仇恨香港市民的心態更趨普遍。在極權白色恐怖的籠罩下，香港人對特區政府信心盡失，對"林鄭"包庇警暴極度憤怒，甚至提出"解散警隊"的訴求。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逾八成市民認為政府應成立有法定調查權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逾一半市民對警隊的信任評分為零；逾六成受訪者支持大規模重組警隊，超過七成市民認為"林鄭"特首須引咎辭職。特區政府不回應香港人的"五大訴求"，香港人便繼續反抗。"林鄭"將焦點集中到土地房屋問題上，企圖以民生議題轉移視線，但卻繼續縱容警暴，這是大錯特錯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就今年施政報告進行次輪跟進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對施政報告的滿意度評分只有23.2分，比施政報告公布當天的即時調查低6.45分；對施政報告的滿意率淨值是負66個百分點，比即時調查再下跌19個百分點，兩者皆創有紀錄以來的新低。數據反映市民清楚知道施政報告根本沒有回應"五大訴求"，令他們更加反感，引起更大的反彈和怨憤。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保皇黨歷史性大敗，正好證明越來越多香港人覺醒，站出來對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及保皇黨說"不"。香港人的民情、民意十分清晰：處理警暴，刻不容緩。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10月中向會員發信，清楚指出法治的概念包括政府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規定，並接受有效監察和法律規限。他強調，警隊是政府的執行部門，擁有使用槍械的權力，警隊必須在法律規範之下行事。法治要求警隊必須避免違法行為。如果出現違法行為，就要作出調查及起訴。任何來自警隊內部系統性，甚至由上級縱容、包庇的違法行為，都會令法治響起警號。因為不負責任的政府人員向香港人、向市民施行暴力，而又無法徹查和制衡，這比其他情況更加危害法治。執法者不守法，用武器向人民施暴，卻不受法律制裁，這正是香港人對法治失去信心的最大原因。現在香港人每次參加集會、遊行，甚至只是步出家門，也會看到一批又一批武裝或便裝的疑似警務人員，他們大部分更用面罩遮掩面孔，沒有編號或委任證識別身份。他們隨時截查香港人，帶走任何人，特別針對年青學生、青年、婦女、少數族裔等弱勢社群。更離譜的是，市民即使身在家中也遭殃，催淚彈可能突然射進屋內，殘留的煙霧亦毒害社區。更有甚者，市民如不幸被捕，基本權利不獲保障，在拘留期間可能被毆打、侵犯或不獲准會見律師或家人。警隊加強打壓正是為了製造寒蟬效應，迫香港人噤聲、收聲。警隊在毫無制衡之下任意施暴，令香港人非常憤怒。以上種種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準則的行為都是"林鄭"為首的政府用香港人繳納的稅款全力策劃、組織及動員的，無非為了針對香港人施行白色恐怖統治。當"林鄭"包庇警隊濫權，立法會就要發揮憲制上的職能，行使《基本法》賦予的權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林鄭月娥在推動"送中惡法"整個過程中的責任，以及如何參與縱容警隊違法，從而還全香港市民真相和公道。最後，"反送中"運動令更多香港人覺醒，認清"林鄭"政權、保皇黨和警暴這個邪惡鐵三角是香港社會的最大公害，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只是取回公義的一小步。為了所有因"反送中"運動而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手足，香港人會繼續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重組警隊，刻不容緩"；"'林鄭'下台！為了所有因"反送中"運動而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手足，香港人會繼續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重組警隊，刻不容緩"；"'林鄭'下台！

有記者被射盲，亦有手無寸鐵的學生差點被槍殺。有被捕者遭警棍打頭，亦有人骨折、斷手斷腳等。這半年來，面對這些處境，"林鄭"政府首先不肯撤回這項《條例草案》，然後又不肯回應"五大訴求"。

因此，我一直認為麥美娟議員罵"林鄭"罵得很對，因為真的是"林鄭"連累建制派候選人，令他們輸掉議席。不過，我認為麥美娟議員不應躲在背後罵她，要罵便在公眾面前罵，有甚麼好怕？

近來，我們看到"林鄭"政府除了施以"拖字訣"外，還有兩個字，就是"濫捕"，總之"有拉錯，無放過"。我們多次從直播中看到警察無故在路邊拘捕沒有做過任何事的途人，又或是當他們被年青人指罵一句半句，便發狂地用警棍打人。昨天早上，我們看到土瓜灣有數名學生遭疑似是警員的人士捉拿，更有女警坐在女學生的頭上，但最後警方發言人表示這只是最低武力。

可想而知，現時由"林鄭"帶領和管治的政府怎會有救呢？我們今天看到"林鄭"只希望能拖多久便多久，希望一直拖下去，市民的怨氣便能自然平息。但我想告訴"林鄭"，區議會選舉的結果已明確地、清晰地及毫無疑問地反映出市民的意見，他們對政府充滿憤怒和怨氣。究竟"林鄭"政府何時才能面對現實？

這半年來，警暴、濫捕、政府漠視民意等問題已不單是香港的內部問題，更是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人道危機，足以證明香港的人權問題有多嚴峻。直到今天，"林鄭"政府依然試圖透過拖延和施以警暴的策略解決因"送中條例"所引致的困局。這種做法不單愚蠢，而且無效，更凸顯"林鄭"對民情的無知。"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早已是市民的共識。在6月、7月時，社會各界均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因特區政府提出"送中條例"而導致的亂局的因由和責任，當中特別針對調查警隊濫捕、濫權、違規傷人，以及是否有市民因警暴而死傷等事實真相。但到了今天，很多市民已無法再相信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便足以還原真相，因為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沒有最低，只有更低。香港中文大學早前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半市民對警隊的信任度是零分，而調查亦問到應否大規模重組警隊，結果亦有近七成人同意。民意非常清晰，單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已不足夠，政府為何還能自欺欺人，提出成立檢討委員會？

又或是以為訂立《禁止蒙面規例》，便可嚇怕市民，令他們不敢再出來表示不滿？這種看法和態度只是自欺欺人。事實上，因"送中條例"而引起的社會不滿發展至今，已從最初的政治問題演變成警民衝突的問題，甚至是"民鬥民"的問題，其主要原因是"林鄭"政府已失去管治的自主權力。

因此，她對議會機制、香港人也毫不尊重。同時，她更以中共針對不同政治立場的群眾運動的慣用伎倆處理香港事件，就是"不會退讓，只會鎮壓"，而街上的抗爭者以至普通市民其實又怎會不明白這一點呢？

香港的年青人對自己的政府絕望，要以死表達自己的不滿，真的非常可悲。昨天我聽到莫乃光議員在發言中提到"林鄭"很可憐，想辭職也辭不了，連作一個小小決定也受制於中共，但我認為莫乃光議員實在太善良。我不會可憐一個摧殘了千千萬萬無辜年青一代的人，香港人被"林鄭"及其政府折磨得很悽慘，"林鄭"在位多一天，香港人便痛苦多一天。其實如果她真心想辭職，怎會辭不了？

其實大家也明白，由於特區政府失去了管治的自主權，要透過武力鎮壓解決問題，故只能不斷賦予警隊使用暴力的權力，而最可怕的是，無管制的權力最後根本不受任何監察和制衡。我們看到警隊可以不出示委任證、出勤時無須展示警員編號、在街上執行任務時肆意辱罵市民甚至喝罵議員。不過，這一切只是小問題，不算很嚴重，真正嚴重的是警黑公然勾結，對付市民。我相信香港市民永遠難忘"七二一"恐怖事件，而除了"七二一"外，我們看到他們每天外出也提心吊膽，為甚麼呢？他們不是怕示威者，而是怕"黑警"，為甚麼呢？

其實政府怎會不知道香港人對中國法制完全不信任，大陸政府以公權力誣告平民的種種案例，香港人也看得非常清楚。香港人害怕的是不知道自己哪天會成為下一個鄭文傑、李波或桂民海，被迫接受不透明、不公平的審訊，還要在電視鏡頭前認罪和道歉。"林鄭"政府明知香港人不信任中國法制，卻仍然強行推出《條例草案》。這個毫無政治判斷能力的決定一手造成今天災難性的結果，甚至不惜將香港變成警察社會，縱容警察濫用暴力，令他們更有恃無恐，橫蠻地拘捕和毆打示威者，連曾鈺成也不放在眼內。政府只會衣冠楚楚地譴責他們是暴徒，造成暴亂，又問市民為何不與勇武示威者割席。然而，政府從未認清背後的真正原因是它首先背棄民意，令市民耻與為伍，寧願支持抗爭者。從"林鄭"年初策劃賣港"送中"開始，她走的每一步也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地步。其實警察或示威者任何一方在衝突中受傷也是大家不想看到的事，但始作俑者是誰呢？很可惜，我們看到"林鄭"至今為止仍絲毫無損，只會躲在警察背後，看着人民鬥人民，不惜斷送一整代香港年青人的前途。對於在這場運動中犧性、受傷流血、賠上前途、遭受警暴而無從申冤的香港市民，林鄭月娥只有下台才能補償她在這段日子所犯的罪行。我認為特區政府不應做鴕鳥，要真正面對事實，了解當前為何市民大眾會唾棄政府。如要挽回政府的管治威信，唯一途徑是除了向市民道歉、重組警隊及回應"五大訴求"外，"林鄭"必須立即下台。

我會公平一點，不看7月10日後所發生的種種令人齒冷的事件，只看由修例開始直至7月10日發生的事件，這一連串事件已構成嚴重瀆職行為。首先，讓我們回看事件中最主要的一環，即《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主席，無可否認，《條例草案》是自回歸以來最具爭議的一項條例草案，涉及兩個不同司法管轄區，而政府要將一個司法管轄區的居民移交至另一個司法管轄區進行審判，繼而服刑，這當然是茲事體大的一項條例草案。就此，政府完全漠視各方的意見。第一，政府沒有進行全面諮詢，所進行的諮詢只為期3星期。

第二宗罪，是政府訂立了一個偽命題，指《條例草案》必須在陳同佳獲釋前獲立法會通過，這絕對是偽命題。在世界各個司法管轄區，我從未見過一項條例草案是因為法院的判刑而急須通過。政府是否利用法院的司法制度來干預立法制度？是否行政干預立法會的運作？政府完全沒有尊重立法會的立法權和自主權，為何要在10月前通過？這是第二宗罪。第三宗罪，是在立法過程中完全繞過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當然，我們有兩個平行時空的法案委員會，而其中一個確實是採用完全不能接受的手段成立，並無經過正常程序。

在6月9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第三次遊行——主席，是第三次遊行——抗議這項《條例草案》。當天有103萬人上街，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政府總部。隊伍原定於下午3時出發，但由於人數太多，便提早出發。整個遊行於晚上10時才結束，而據報當天有103萬人參加。對於《條例草案》有這麼多市民反對、有103萬名市民上街的情況，政府有甚麼反應呢？政府當晚11時07分發出新聞公報，它說甚麼呢？"今日參加遊行的人數雖然很多，卻大致上和平有序。"其實政府的潛台詞是："今天參加遊行的人數雖然很多，我卻當他們無到"，因為大家是和平遊行。

這根本不是正常的處理手法，這麼多民眾上街反對《條例草案》，為何特首還要繼續二讀和三讀？接着，6月12日，數以萬計市民佔據夏愨道和龍和道。當然，6月12日上午的集會是完全和平進行的，但警方突然暴力鎮壓，並在中信大廈門口向已經逃離現場，進入中信大廈的市民施放催淚彈。立法會秘書處當天宣布，立法會主席決定取消12日的立法會會議，是在當天上午宣布延後的。之後在13日和14日，立法會秘書處通知我們民主派議員，13日和14日的立法會會議已經取消，為何要通過立法會秘書處通知我們呢？

到了6月15日，政府宣布暫緩修例，聲稱要與社會溝通，但強調並非撤回，究竟特首在想甚麼呢？特首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並非撤回，又錯失一個機會，現在說的已經是第四次、第五次機會，讓特首撤回《條例草案》，但她沒有這樣做，完全漠視民意。在6月16日，200萬名市民上街遊行，行政長官又做過甚麼呢？只是出來向市民致歉。

到了7月1日，立法會大樓外四處發生衝突，但警方沒有執法，結果讓一群朋友進入了立法會，究竟警方當時為何不執法呢？政府擁有3萬警力，沒有好好保護立法會，我可以告訴她，這是第七宗罪，她沒有好好保護立法會，卻說有些人進入立法會大樓肆意破壞，導致立法會不能如常運作。主席也應該譴責警方沒有落力保護立法會，此事很奇怪。我不用說太多，由6月9日或再之前，至7月1日所發生的事件，在任何標準或任何情況下，已經構成瀆職行為，所以我希望建制派議員不要"跟車"太貼，希望他們想一想，其實是否應支持這項議案呢？因為現在說的，只是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主持，沒有說她一定會被彈劾。

在7月1日後發生的種種警察濫權和暴力事件，所有社會撕裂、經濟損失、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不齒和指責，完全是因為政府的進退失據和不聽民意所致，所有這些所謂損失，其實也是政府咎由自取。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這項議案。

主席，我有份參與提出，並支持民主派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動議的議案，要求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行政長官嚴重違法及瀆職行為。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講稿裏強調對話，但現時整個政府，包括林鄭月娥、鄭若驊和李家超已經如此犯眾怒，究竟可如何展開對話？還有甚麼基礎對話？

難道又是那3萬警力？主席，我作為一個社工、"和理非"，我當然支持對話。香港人本來也很支持對話，沒有人想用暴力。不過，在6月之前，是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告訴香港人，對話是沒有用的。6月分別有100萬人和200萬人和平上街，清晰地表達訴求。

林鄭月娥之後仍然拒絕撤回惡法，仍然沒有放下狼子野心。

民意調查已經很清楚地顯示，香港人不信任林鄭月娥，亦清楚知道暴力的禍首就是政府和警察。如果她不相信民調，也應該相信最近的區議會選舉。選舉結果清楚顯示，香港大多數市民沒有與示威者割席，亦不認同政府所謂的"止暴制亂"。議案亦要求調查行政長官的違法和瀆職行為。

惡法對於香港的"一國兩制"及司法制度造成的破壞，無須我多說了。然而，面對不同界別和專業的強烈反對，以及在6月9日100萬人上街，林鄭月娥仍然堅持《條例草案》如期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如果不是在6月12日有數以萬計市民聚集在立法會綜合大樓附近範圍抗議，要求撤回《條例草案》，我想當天可能因為建制派議員的"盲撐"，政府已經通過了此項惡法。

強推惡法，就是"林鄭"的第一宗罪。第二，1星期後，市民不滿意林鄭月娥的"暴動"定性、不滿意反惡法的同路人被拘捕和控告、不滿意政府冥頑不靈、不滿意政府的苛政要由市民入獄"埋單"，結果導致200萬人上街遊行，確立了"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社會共識。"五大訴求"包括要求撤回惡法、停止拘捕反對惡法的示威者、撤回暴動定性、撤銷所有因為參與反對法案示威而被捕人士的檢控，以及立即實行雙真普選。二百萬人上街，超過160萬人投票向政府表態說不，社會嚴重分裂，不斷有集會、示威、罷工。林鄭月娥至今仍然沒有正面回應其餘4個訴求。現時政府仍然堅持可透過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來調查警員濫用暴力，仍然死抱着那3萬名警員，現在又說用甚麼獨立檢討委員會來代替法定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與數個月前的"暫緩"及"壽終正寢"同出一轍，同樣是語言"偽術"這一套。

這是第二宗罪。第三，《基本法》保障市民有集會自由，但警方多次使用不合比例武力打壓示威和公眾集會，在合法的遊行集會中使用催淚彈。很多同事也提及6月12日——司長，這一天真是一個轉捩點——6月12日在中信大廈外發射催淚彈，令民眾被圍困。在最近的尖沙咀遊行，警方又宣稱因為示威者使用煙霧餅而發射催淚彈。傳媒多次詢問有關煙霧餅的問題，也得不到警方回應。當天有很多小朋友、長者，全部被催淚煙所襲。警方不成比例的武力，差點釀成人踩人慘劇。學生集會，動輒就被指控非法集結；參與示威活動，無論是多麼和平，也被說成是暴動。林鄭月娥至今對於警方的打壓不聞不問，不調查警方，繼續控告示威者，保障市民集會遊行權力不力，這就是第三宗罪。第四宗罪，林鄭月娥作為特首，沒有對大多數市民負責，把親疏有別推到極致。對於示威者的暴力，以林鄭月娥為首的政府不斷發聲明譴責，但對於警員不出示委任證、不當地使用武力毆打市民和記者、縱容"七二一"的恐怖主義襲擊、不斷以納粹言語責罵市民為"曱甴"，甚至違反《公務員守則》責罵高官等，林鄭月娥就繼續沉默，沒有半句譴責。每當有親政府人士受傷，"林鄭"便慰問探望。

"林鄭"放棄了良知，良知亦放棄了"林鄭"，這是第四宗罪。

動員黑幫當然不是一件很特別的事，對嗎？

前特首梁振英的小桃園飯局顯示了特首和黑幫千絲萬縷的關係。當年，在天水圍的地區論壇，也動員了黑幫來暴力對待到場的示威抗議者。

警員跟持械的白衣人搭膊頭，狀甚友好，對記者說沒看到參與暴力活動的可疑人士。警方至今只拘捕了6人，警黑合作歷歷在目。林鄭月娥對如此明顯的警黑合作仍然視若無睹，至今仍然沒有一名警員須承擔責任，由警黑合作變成官警黑合作。

政府至今仍未查明當天事情的始末，也沒有清楚交代是否有人傷亡、有人失蹤。對於警方多個月來濫用暴力、濫捕市民，林鄭月娥繼續縱容，警權無限大，權力沒有被制衡，造成在10月和11月有兩名警員分別不當地使用實彈射殺年青人，險些令年青人死亡。

警車惡意撞向示威者，無須負上後果。林鄭月娥繼續不理，縱容警暴，為警暴背書，此為第六宗罪。第七宗罪，林鄭月娥令"一國兩制"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強推惡法，將港人"送中"，雖然最終因壓力而被迫撤回，但對香港人言論自由底線的打壓從未間斷。先有航空公司被中國民航局禁飛，再有空中服務員因為在社交平台貼文而被解僱，高層換人，令航空業彌漫着白色恐怖。最近——就是最近——又有某銀行的首席經濟策略師"被離職"，原因是香港人不適合代表中資發言，而受害者更直指中資銀行在香港的策略改變，漸漸避免聘用本地青年，同時表示香港的評論空間越來越窄。此外，中學老師的私人社交媒體被審查、進出大學也因為參與暴動而要拉要鎖、社會服務機構的輔導服務被質疑是"反送中"示威者的助力。即使教育和社會服務也有政治審查，白色恐怖已不斷在香港社會的不同層面蔓延，但林鄭月娥身在何處？她竟然反問香港市民哪方面的自由受到損耗？

保障市民言論自由不力，是第七宗罪。最後是破壞"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香港的基石，自從林鄭月娥治港以來，越來越將香港同城化，變成大陸城市，變成大灣區之下的一個城市。試圖強推《逃犯條例》的修訂固然是斷送香港法治，但縱容選舉主任"DQ"參選人，剝奪市民參選的權利，更亂扣帽子、胡亂上綱上線，將不同政見的人標籤為"港獨"分子，全方位地破壞"一國兩制"，直接地促成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這不可以怪責遊說美國參眾兩院的香港人。如果不是"林鄭"自己主動破壞"一國兩制"，損害香港在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角色，香港人又何德何能，能夠遊說美國議員呢？繼美國之後，可能會有更多國家相繼效法，林鄭月娥"攬炒之母"之名，實在是當之無愧。香港正在急速沉淪，但我想指出，香港沒有暴徒，只有暴政。政府的暴政不斷指鹿為馬，香港市民也清楚聽到，所以這6個月才會走出來反抗暴政。示威、罷工、黃色經濟圈、國際連線、和勇不分，兄弟各自爬山，目的都是爭取"五大訴求"和"光復香港"。目標一日未達，香港人也不會停止抗爭。香港人的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指光復香港原有的精神，時代腐敗正在呼喚這一代人起來革命，林鄭月娥近半年來裝聾作啞，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現在已完全得不到香港市民的信任，完全沒有正當性繼續擔任特首。她以謊言治港，"以欺人始，以自欺終"，謊言治港，根本就再沒有正當性。我毫無保留地支持根據《基本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林鄭月娥。民主不怕催淚彈，香港從此不一樣，願榮光歸香港。

香港人很簡單，真的很簡單。現在，好像是全香港有錯，只有林鄭月娥無錯，香港警察無錯，所有的錯都是別人的錯。議員錯、律師錯、醫生錯，所有人都錯。

她簡直是不折不扣的"攬炒之母"。主席，很簡單，事實擺在眼前。政府現在對我們說"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簡單而言，她應趕緊進行獨立調查，然後下台，履行她的選舉承諾："當香港大部分市民認為我不適合做行政長官時，我理應下台"。事件發生了差不多半年，香港被她弄成這樣子，她還好意思賺取月薪41萬元、年薪500多萬元，還未計多位高官高薪厚祿，全是納稅人的錢。

財務委員會還不"拉布"拉到天昏地暗嗎？說回事實，現時到街上找市民談談，每名市民也很清楚香港發生甚麼事。我們從小學習的是非黑白不見了，真的很氣人。

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要止暴制亂，便要撥亂反正，錯的便要罰。

很多香港市民的鬱結是，為何有人做錯事不需要負責，不需要交代？

其實，林鄭月娥已經"壽終正寢"了——這是形容她的政治生涯。她以前說自己"好打得"，天堂留了一個位置給她。她是否還覺得天堂會留一個位置給她？我真的覺得很可笑。

其實他們很辛苦，區議會選舉過後，建制派近乎和她"攬炒"，陪她一同"攬炒"。

但是，撫心自問，這四成多選民應該看看林鄭月娥在過去一段時間的所作所為，實在是罄竹難書，"嘆為觀止"。

有無搞錯？我們朝中有一系列高官，高薪厚祿。

甚至退一萬步，部分警員也會知道林鄭月娥將整個警隊"搬上檯"，用警力解決政治問題。

可是，她卻戀棧權位，直至現時也沒有向我們交代究竟打算怎樣做，只懂得"捉字蚤"，說會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

就是由於林鄭月娥一意孤行，把耳朵緊閉起來，完全不聽旁邊的人勸諭，以為這個世界只有她一人，整個世界便是圍繞着她而轉。

她可以繼續催眠自己，說自己做得很好，現時要相信警方能夠止暴制亂。

司長也看到，在過程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慢慢變得目中無人。她說自己尊重新聞自由，記者不能打，應該保護採訪自由。

因此，我們要多謝第四權，多謝記者。她說自己尊重新聞自由？

我真的很想知道稍後建制派議員會否發言或表決。

"七二一"事件更近乎是政府的一道傷疤。

便是30多分鐘，接近40分鐘，連1名警察也看不到，司長還叫我們不要再提。

我告訴他們，現在所有市民也在抱怨怎會有一個民望如此低的政府還厚着面皮繼續說三道四，指自己沒有做錯。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這項由25位議員聯合動議、針對行政長官的議案，原訂在7月10日的會議上進行辯論，但現在已經是12月了。在6月至12月期間，因為政府推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而引發的反修例運動，規模之大和示威集會次數之多，應屬史無前例。我在10月回應2019年施政報告的時候，曾以"世紀政治海嘯"來形容修例所引發的巨大風波。半年來的社會動盪和嚴重警民衝突，至今仍未有緩和跡象。不同政見的社群越走越遠，社會撕裂越加嚴重。作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數個月以來，特首不單未能有效緩和局勢、修補撕裂，她對民間的訴求也是"慢幾拍"，加上不對焦的回應，其實都是火上加油。以撤回修例的訴求為例，超過100萬人在6月9日上街要求撤回修例，但特首不單沒有"停一停，想一想"，還堅決在數天後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二讀，以致當日有過萬人包圍立法會，發生嚴重警民衝突，會議亦無法進行。6月16日，民間人權陣線聲稱有200萬人上街，要求撤回修例。

這兩三個月的警民衝突越來越嚴重，導致無數示威者和市民受傷，以及逾千人被捕。很多人認為政府遲了兩三個月才撤回《條例草案》，令局勢不斷惡化，已經難以收拾。我在回應施政報告時曾特別指出，一些社會有很大共識的訴求，例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要求高官問責等，均可緩和局勢、減少衝突，但特首至今仍不肯正面回應，這是市民對特首和政府持續不滿的重要原因。我亦曾經公開指出，不一定要用強硬的方法止暴制亂，用軟的方法亦可以做到，因為越強硬的手法，只會引來越大的反彈。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1月進行的兩次民意調查顯示，特首的支持度均低於20%，分別為19.5%和19.7%，創下歷任特首的最低紀錄。她的民望淨值分別是-71.1%和-71.7%，同樣創下最低紀錄，成為回歸以來民望最低、最不受歡迎的特首。另一方面，在11月24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選舉結果帶出一個清晰的信息，就是市民表達了對政府的強烈不滿。特首回應區選結果時表示，她留意到坊間有很多分析和解讀，不少人指出區選結果反映市民對社會現狀和深層次問題的不滿，特區政府一定會虛心聆聽市民的意見，並會認真反思。不過，特首和政府是否真的有虛心聆聽市民的意見？有否汲取教訓？有否真正反思？答案是沒有，他們繼續不正面回應市民的訴求，而特首在9月日舉行一場"社區對話"之後，又再與市民disconnect。市民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整宗事件，包括警方執法——其實我相信這不單是針對警方——但她卻說要參考英國處理2011年騷亂的方式，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檢視近月出現社會動盪的成因，顯然又是不對焦。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也說特首這樣的舉動"唔湯唔水"，無助平息動盪，他認為特首低估了社會的實際矛盾。特首宣布撤回《條例草案》之前，有外國傳媒在9月初披露一段相信是特首與商界舉行閉門會議時的錄音，當中她提到自己造成不可原諒的巨大破壞，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她寧願辭職。"林鄭"特首在2017年3月競選行政長官時曾經指出，如果主流民意令她無法再出任特首，她會辭職，但大家都看到，事實並非如此。主席，我們不想再看到因為反修例的抗爭活動而造成傷亡，以及有更多人被捕，我懇請"林鄭"特首和政府盡快回應和答應社會的訴求。

我想立法會很少出現好像現在般的景象，可能司長也沒有見過，只有一位議員對他發言，以及主席在主持會議。我們3個人在此討論，究竟我們是否應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授權立法會進行一項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領導，有關彈劾特首林鄭月娥的調查。

主席，我這次發言是希望讓香港市民看清楚，為甚麼我認為林鄭月娥有嚴重違法和瀆職行為，因為唯有清楚說明林鄭月娥如何嚴重違法及瀆職，才可以讓市民明白為甚麼要進行這項獨立調查。如果建制派同事仍然就這項重要議案投反對票，便須付上政治代價，付上沒有為政府現在所謂"止暴制亂"出力的政治代價。

首先，請大家記住，在《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賦予行政長官的職權中，第二項是"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即特首其實是最需要遵守《基本法》的人。

《基本法》作為小憲法，其核心部分正正是約束當權者，並且保護一般小市民的基本權利，這才是憲法精神。

按常理來理解，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甚麼？就是全港市民這個群體。觀乎"林鄭"由今年2月至今的行為，她有沒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即全香港市民負責？這是衡量她有沒有違反第四十三條的標準，而我認為她沒有做到。剛才多位議員提到，沒有一位特首好像林鄭月娥般，在多次民調裏有多於70%的受訪者希望她辭職，從來沒有一位特首的評分會比林鄭月娥更低。"林鄭"在競選特首期間曾公開承諾，如果大部分市民都認為她不適合做特首，令她無法管治，她便會辭職，這是她對香港市民的莊嚴承諾。現在她違反了自己的承諾，亦無視市民透過民意調查及剛於11月24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清楚表達的民意。所以，她並沒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違反了《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至於第二點，我想大家應更容易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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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如果這些外國傳媒的報道真確，其實大家理應看到，不論是中央官員或中聯辦的"九品芝麻官"，均不斷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干預香港事務。第二十二條是否只規限大陸部委或中央官員？

"林鄭"作為特首，看到《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訂明大陸官員不能干預香港內政，她是否有責任阻止這些干預？

特首看到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及前警務處處長盧偉聰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政治錯誤或實際違法，而大家亦看到，警務處上上下下對警員的違法行為視而不見。由6月至今，警方已拘捕數千名市民，很多年青人失去前途，卻沒有任何一名警員遭到拘捕，大家眼睜睜看着他們打人，卻不會被捕，整個警隊的負責人，即警務處處長不須負上任何責任，保安局局長及律政司司長亦無須負責。說到底，特首在這方面也有責任，她見到這些官員出錯，便應行使《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賦予的權力，即"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員職務"，但她沒有這樣做。主席，特首除了違法外，還有瀆職的問題。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動議議案，以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對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及/或瀆職行為的指控。

在7月時正值《逃犯條例》的風波出現，當時亦是最高峰的時候，而議會在停止開會之前仍有一些議程。當時議會或社會的秩序還未發展至現時我認為是全盤崩壞的情況。我當時參與聯署，我覺得是基本的道理，因為所有人——我相信包括建制派在內——都無法理解"林鄭"為何要一意孤行，必須在當時修訂《逃犯條例》。

如果大家還記得，6月的最後兩星期，行政會議停止開會，行政會議成員紛紛"跳船""扑咪"，對修例表示存疑，大家的疑惑至今仍然未解。簡單來說，現在又回到起點，為甚麼"林鄭"要修訂《逃犯條例》，為的是要解決陳同佳案的移交問題呢？

不是清兵入關，而是導致中國被入侵，這是無法理解的。我們要知道陳同佳這人為甚麼會令香港上百年的文明毀於一旦。

不過，我今早坐在這裏思考，我又覺得這聯署似乎便宜了她。過去數月，她的違法行為可以用4個字概括，她根本就是"香港屠夫"。這4個月以來，無論是自殺、被自殺、疑案，包括很多人不知何解而人間蒸發，現在很多案件都是大家不明所以的。

這是林鄭月娥一手造成的，所以她的違法行為，簡單來說，她就是"香港屠夫"，在歷史上要留名，會被釘在十字架上。

主席，我並非歧視或侮辱患精神病的朋友，其實政府內部有沒有精神病測試呢？會否每年檢查官員的精神和心理健康呢？所有高官在這兩個月的發言都是"跳線"的，舉例說，張建宗司長出來批評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批評警察，轉過身立刻"跳線"，說不好意思，說多了。我假設他們的認知沒有問題，我相信他們10多人的認知是沒有問題的，那麼，他一定是精神有問題。第二位是鄭若驊，有人問她為何在英國跌倒，卻要到北京醫治？她說要回到國家，國家派飛機接她去，她說跌傷了手，手很痛，要休養1年；別人被射爆肺，9天也已出院了......

陳茂波也是怪怪的，大家可能忘記了，但我記得一些片段，擺明是權鬥。"林鄭"正式宣布撤回《條例草案》，他竟然好意思出來"扑咪"說要"派錢"，推出4輪紓困措施，而該4輪紓困措施明明在年初時已經"吹風"，表示想"派錢"。我不說他是精神病，但我會說是"契弟"。我專門記得這些是非。

至於楊偉雄，某天九龍灣很多智能燈柱被砸爛，他說這是香港創科最黑暗的一天，他有精神病呀，同事們？

當然，泛民同事問這是否要懲罰大學？我卻認為他們純粹"跳線"，有精神病。

李家超，大家也知道他精彩絕倫，他說話慢不要緊，但問他警察是否濫用暴力呢？

因為它運送警察，它真的是"黨鐵"。

讓我告訴大家，他們真的不是患上認知障礙，我收回以前說過的話，他們不是能力不足，也不是甚麼良心黑白的問題，不要太簡單地把問題歸納，而是可能有一個新的面向，是大家真的沒有想過的。其實，這些人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坐擁這麼多的資源，為何不認真面對自己作為有權力的人應有的責任？最後，我餘下只有1分鐘發言時間，我希望廣大的香港市民知道，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現在才是香港的"曠野"，對香港來說甚至可能是苦難的開始，當然在此之前也很苦，可能基層市民已經習慣，也沒所謂了，但現在會更加困難，為甚麼？因為現在已經知道政府是懸空的。

主席，"六月九"、"六一二"、"六一六"、"七一"、"七二一"、"八三一"、"九二九"、"十月一"、"十月五"、"一一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一一二四"，一組又一組的數字，全部是日子，不知道司長聽到這些數字會有甚麼感覺？是否記得這些日子代表甚麼？但很多香港人永遠也會記着這些日子，就好像記着六四一樣，不想記起，未敢忘記，因為此仇不共戴天。今天我們的議案是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這6個月以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違法及瀆職的行為，最嚴重的後果是她會遭受彈劾而下台，這樣做實在是太溫和了，出去問問香港人吧。我上次建議司長在"和你lunch"時段去中環聽聽香港人的聲音，口號由"不撤不散"、"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以至今天大家高呼"解散警隊"、"香港人報仇"及"黑警死全家"，不是高呼"林鄭月娥下台"，五大訴求中沒有"林鄭月娥下台"這個訴求，因為這樣太便宜她了，香港人是不會原諒她的。

今時今日，莫說下台，即使她死10次也彌補不了所犯下的錯誤、對香港造成的破壞，以及所種下的禍根。香港中文大學的民意調查結果，有接近一半的市民給特區政府零分；另外有超過一半的市民給警察零分。

如果只是要求林鄭月娥下台，根本不足以反映民怨。政治問題這半年來從未曾解決，豈止"林鄭"要下台，整個問責班子也應該下台。司長，不如你首先站起來下台，站在林鄭月娥對面，最低限度也為香港人做點事，當最後一根稻草。

因為即使入稟法庭控告她違反《基本法》，人大常委會會釋法保護她，那樣她便不會違反《基本法》了。

紀律部隊毫無紀律，問責官員全不問責，真的沒有一位高官是無辜的，主席。

警員持槍，又說開槍不是他決定，是暴徒決定。談到開槍，警暴問題越來越嚴重。

那些人手無寸鐵，警員竟然可以擎槍指向對方，最後更加開了槍。這是知法犯法，是蓄意謀殺。我特別希望司長回應：我知道公務員參與"反送中"抗爭運動被捕，但尚未審判定罪，也會被立即停職，比當事人的部門主管更早知道。然而，警員違反了使用武力與槍械的守則，在沒有生命威脅之下向手無寸鐵的人開槍，會怎樣呢？如果整個社會很憤怒，涉事警員就會休假或因傷休假。為何其他公務員涉嫌犯法就會立即被停職？除非政府認為警察是高級公務員，不是一般公務員。

這就是香港警察。香港警察用半年時間去顛倒是非黑白、濫權、濫捕、濫開槍，莫說違反指引、通例、慣例，簡直是視紀律如無物。我在保安事務委員會也說過，曾有警員叫市民"隻揪"，我們會代市民寫投訴信。

如果我們每天也就這種事寫投訴信，全職寫投訴信也寫不完，因為現時警員的暴行是罄竹難書。兩年前，"七警"在暗角毆打市民、朱經緯延伸的手臂襲擊路過的市民，他們也受到法律制裁。

有沒有警察受到法律制裁？司長會說我們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機制，市民可以向投訴警察課投訴。

現在即使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無法處理所有個案，現時應該即時拘捕違法的警員，由法庭審理，把他們繩之於法，這是"止警暴"的其中一種方法。大家看到警員受到制裁，是有後果的，其他前線警員就會相對克制，市民最低限度內心也會舒服一點。

林鄭月娥這次真是功德無量，她說要團結香港，聯繫國際。有"藍絲"的父親今時今日走得比"黃絲"的女兒更前，叫女兒不要出去，由爸爸代她出去。為何會有這樣的轉變？史無前例有200萬人上街，"和理非"與"勇武"大和解，現在"核爆也不割席"，也是林鄭月娥的"功勞"。

在中美貿易戰中，她幫美國製造子彈，啟發了印尼、加泰羅尼亞、智利、黎巴嫩示威者的抗爭模式，是全球connect對抗林鄭月娥。最後，我想把一位市民的心聲告訴林鄭月娥，他叫我們不要再稱呼林鄭月娥為特首。如果要稱呼她，就稱她為"禍首"，她是罪魁禍首。她不應該待我們通過此項議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她有否瀆職才下台，她現在就立即要下台，"躝屍趌路"。

主席，我們現正審議的是由楊岳橋議員等25位非建制派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聯合動議的議案。首先，我們必須對《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有全面的了解，該項條文訂明："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主席，這項條文旨在就彈劾行政長官訂立嚴謹的憲制安排，如果脫離了這個重要基礎，將會造成極大的社會震盪，後果相當嚴重。主席，議案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有嚴重違法及/或瀆職行為，並在議案附表列出所謂的詳情，我們有必要扼要地審視其判斷是否恰當，其理據又是否符合事實。二十五位非建制派議員認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無視主流民意反對，強推備受爭議的法案，這是否完整的客觀事實？《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引起的社會動亂持續至今，確實令人感到遺憾和憂心，我相信這是希望香港社會穩定和諧的市民——無論他們原本是支持或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都不願意看到的。平心而論，特區政府自開展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以來，確實有不少需要檢討的地方。雖然修例的初心是出於彰顯公義及修補法律漏洞，但政府對市民解說和溝通不足，推動修例的過程亦過急，這是不爭的事實。眾所周知，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曾多次向當局指出社會各界對修例的關注和憂慮，而特區政府亦有所回應，先後對《條例草案》作出修訂。可惜，由於社會上的種種複雜因素，特別是各種各樣、鋪天蓋地嚴重歪曲修例工作的負面宣傳，引發激烈爭議，甚至造成社會撕裂。隨着事態不斷發展，特區政府先在6月15日宣布暫緩《逃犯條例》的修例工作，行政長官後來更明言《條例草案》已經"壽終正寢"，其後再於9月4日提出4項行動，包括正式撤回對《逃犯條例》的修訂。誠然，對於行政長官在處理修訂《逃犯條例》的過程中，在應對社會事態方面，是否未能把握最佳時機，以至是否存在政治判斷上的失誤，社會各界可以有不同解讀，經民聯亦曾多番提出建設性的批評。然而，若據此認為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便並非完整的客觀事實，因為錯誤、失誤並不等同於違法、瀆職。非建制派議員又指責警方在6月的多次示威活動中，使用過分武力鎮壓和平集會。香港是法治之區，經民聯尊重香港市民和平集會、理性表達意見的自由和權利。在6月9日和16日兩個星期日日間，大批市民上街遊行示威，看來是和平及有秩序的。但事實上，早於6月9日的遊行，在立法會示威區外已出現暴力衝擊立法會綜合大樓防線的事件，亦有部分示威者以雜物、垃圾桶和鐵馬等堵塞主要道路，暴力衝擊警方防線，造成數名警員和記者受傷。及至6月12日，暴力事件更越演越烈，除了令立法會會議被迫取消，亦令整個金鐘一帶滿目瘡痍。我們從電視畫面清楚看到，當天有大批蒙面示威者以各種雜物、磚塊和鐵馬等堵塞道路，暴力衝擊警方防線、衝擊立法會，甚至以磚塊和鐵枝襲擊警務人員，令警方不得不以武力抵禦，以保護立法會。衝突的結果，是有市民和警員不幸受傷，這可說是近幾個月暴力事件越演越烈的前奏和預習。非建制派議員又指責特區政府以不合比例的控罪打壓示威者，甚至在議案中表示，2019年6月12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附近範圍參與示威的人士多為和平集會，並未對公有或私有財產造成嚴重破壞，亦沒有危害其他人的性命，警方不應以暴動罪控告被捕市民。然而，大家從電視畫面清楚看到當日示威者堵塞道路、暴力衝擊警方防線、衝擊立法會，甚至以磚塊和鐵枝襲擊警務人員的情景，違法者須承擔法律責任是理所當然。這種暴力衝擊行為涉及嚴重罪行，社會各界應該嚴正譴責，否則會令香港的法治根基動搖，甚至崩潰。然而，非建制派議員為了撈取政治本錢，不但對這些暴力行為不譴責、不割席，反而將各種事件的責任完全諉過於政府和警方。反對派不斷擴大社會撕裂，根本擔當了煽暴的角色，他們混淆視聽，倒果為因，顛倒是非，黑白不分，行為十分可耻，亦直接或間接慫恿年青人和學生參與違法活動，公然破壞法治。他們一旦因為違法犯罪而被捕，將會前途盡毀，這些煽暴者的醜惡居心實在令人髮指。在過去6個月，極端分子的暴力行徑不斷升級，並蔓延至港九新界各區。他們的暴力手段更越見激烈和兇殘，堵路、刑毀、縱火、破壞鐵路和交通設施、襲警、濫用私刑幾乎無日無之，甚至發生利刃割頸、擲磚殺人、火燒活人的恐怖事件。警隊維持治安的壓力越趨沉重，香港的經濟民生亦嚴重受創，市民生計大受影響，凡此種種，反對派均難辭其咎。議案引用行政長官的就職誓詞來指責她違憲行事，並指她違反誓言。儘管非建制派議員在議案中引用了行政長官的誓詞內容，但我有合理懷疑，他們有否認真思考該段誓詞的完整含意呢？最根本的是，行政長官必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既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亦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激進示威者無視國家憲制，妄圖分裂、破壞"一國兩制"，又以暴力肆意衝擊本港法治，行政長官依靠警隊嚴正執法，是其職責所在。警方執法如有失當，可透過現行機制作出投訴及跟進，以往亦有很多案例說明，警察如有違法，同樣須承擔法律責任。反對派心目中只有"兩制"，沒有"一國"，他們以修訂《逃犯條例》一事作為政治籌碼，以無中生有的"被自殺"等謊言不斷製造社會撕裂，挑起政治矛盾。對於社會局勢在近幾個月持續惡化，暴力行徑不斷升級，他們有不容推卸的責任。主席，香港的當務之急是止暴制亂，這是以行政長官為首的特區政府的責任。市民要依靠香港警察嚴正執法，亦要依賴法庭的公正裁決。同樣重要的是，香港社會各界必須齊心一致，向暴力說"不"，與暴徒割席，以期盡快恢復社會秩序。若出於政治目的而意圖啟動彈劾行政長官的機制，藉此衝擊政府管治，只會令社會更撕裂。究竟這是尋找出路，讓社會達致和解、回復安寧，抑或是撕裂社會，令香港進一步走入死胡同？答案顯而易見。當然，在止暴平亂之後，社會各界——包括特區政府——必須痛定思痛，不但要回顧《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所引發的這場社會動亂，認真汲取箇中經驗和教訓，更重要的是，大家必須明白這場動亂涉及社會上各種深層次矛盾的大爆發，包括土地和房屋供應長期滯後於社會的需求、因經濟發展不平衡而導致貧富懸殊、年青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而教育制度亦千瘡百孔。凡此種種均涉及特區政府多年來的施政失誤，必須認真正視，並謀求解決方法。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楊岳橋議員等25位非建制派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聯合動議的議案。

主席，11月24日，294萬市民以和平方式參與區議會選舉。很多評論及分析都指出，選民這次投票主要是為了對過去6個月所發生的事情表態。廣大市民不惜排長龍也要透過選票發聲，原因其實非常明顯：反修例以至反政府風波持續不斷，造成數之不盡的示威衝突與仇怨，區議會選舉成為民意的宣泄途徑。從選舉結果可見，不滿政府的市民大幅增加，71%的投票率更是創下史無前例的新高。超過七成登記選民投票，顯示除了新增選民投票意欲高漲外，很多過去從不投票的登記選民也因為近日的事件而出來投票。這個投票率確實遠高於歷屆區議會選舉，連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也望塵莫及。雖然我們這次的得票創新高，但必須承認的是，沒有投票給我們、對政府不滿的票數亦創新高，近六成選民通過選票對政府施政表達不滿。

主席，我先說說修訂《逃犯條例》的處理。去年年初，台灣殺人案發生後，我們接獲受害人家屬求助。我們完全感受到家屬的哀痛，所以一直協助他們，希望受害者盡快沉冤得雪。我們同時去信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促請當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設法處理這宗逃犯個案，並為兩地警方提供合作的法律基礎和安排。

政府公布《條例草案》後，我們表示支持，皆因相關修訂有助處理台灣殺人案，亦可填補司法漏洞。所以，過去眾多抹黑說法，指控我們跟政府"打龍通"，有份推動《條例草案》，其實完全不符事實，毫無根據，屬政治抹黑。

儘管政府在某程度上回應了部分訴求，但正如特首在7月9日公開承認，政府的修例工作"完全失敗"。一方面，政府解說政策差勁，引起社會產生不符現實的憂慮。另一方面，對於這個牽涉內地與香港法治制度、高度敏感的議題，特區政府的處理過於輕率，未有適時澄清種種疑慮，任由大量未經證實、散播恐懼的信息發酵。有論者甚至上綱上線，斷言《條例草案》可將所有人變成逃犯，政府對此依然未醒覺，只是不斷重複立場，任由傳言越炒越熱，最終令整個修例工作被扭曲及簡單化，扣上"送中惡法"的帽子，變成人人自危。"反送中"運動由此而生，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亦開始下滑。主席，面對社會氣氛繃緊，對立形勢日益加劇，我在6月底公開表示，如果特首決定宣布撤回《條例草案》，我們的支持者會理解，並希望此舉能緩和社會氣氛。然而，特首沒有把握時機，直至9月4日才宣布正式撤回《條例草案》。當時，政府的管治威信已進一步下滑，暴徒的行動則不斷升級，令市民每天活在恐懼中。主席，政府宣布撤回《條例草案》後，有關反修例的行動理應告一段落，事實卻絕非如此。反修例行動已演變成反警察、反政府，以至衝擊"一國兩制"的行為；行動形式亦由原來的和平守法示威演變成極端暴力破壞的暴亂。過去半年，社會秩序瀕臨崩潰，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應對事件的表現令我們的支持者十分失望。修例風波引發的重大暴亂事件已持續了近半年，極端暴力不僅背離示威者口中反修例和爭取所謂"民主"、"公義"的藉口，亦令大量公共設施及商鋪無辜被破壞，大批無辜市民連上學、上班及出行的自由也失去，還經常擔心因為個人言論而被"私了"。暴徒的暴力不斷升級，現在已發展至使用致命武器，更把攻擊範圍擴大，連無辜市民也不能幸免。暴徒的惡行無法無天，令人髮指。

所以，我們的支持者最希望政府採取更有力、更有效的措施，盡快恢復秩序，止暴制亂，讓市民得以重過正常生活。須知道維持社會秩序，讓市民安全出行是政府的責任。很可惜，近半年來，我們看不到政府提出切實有效的計劃平暴平亂，亦看不到問責團隊展現足夠的決心和團結精神，帶領整個政府止暴制亂。雖然司長多番表示，面對反修例風波，政府團隊會上下一心，全力維護本港法治和社會秩序。但市民實際上看到甚麼？他們只看到管治團隊被動地見步行步。多位問責官員——上至司長、局長，下至副局長——完全不見影蹤；他們實際上做過甚麼有效工作止暴制亂？

大家看到的是，各部門並不團結一致，甚至各自為政，展現不出隊形，令很多市民認為香港過去這段日子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

首先，司長，你作為百官之首，市民期望你有所作為，尤其是特首在修例風波後變得弱勢，理應由你輔政，承擔統領各部門的職責。司長，你可曾記得在上次聯合記者會上，你被問及如再有堵路將有甚麼對策？你說沒有甚麼辦法，只能譴責這些暴力行為。你知道有多少市民向我投訴？

再說律政司司長。她身為負責修例工作的主要官員，在推動修例期間卻多次缺席立法會的會議，完全看不到她站在最前線闡釋政府的法律觀點。

至於保安局，在止暴制亂上擔當關鍵角色。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此所以暴亂依然持續。還有教育局局長。眾所周知，很多同學是被煽動而上街的，有何方法令同學明白不應參與違法行為？我們又看到有幾間大學竟然變成汽油彈製造廠，局長有何回應？

其他局長彷彿活在平行時空中，正如我上次指摘，黃錦星局長仍舊在Facebook抱着"大嘥鬼"，出席不同環保活動。其他官員可有站出來為政府說話？可有一起想辦法帶領整個政府、整個香港攜手恢復秩序、止暴制亂？副局長——抱歉，我想不起他們在過去6個月就香港當前面臨的最大危機有說過一句話。主席，市民看到甚麼？他們看到止暴制亂的責任完全由3萬名警察承擔，問責團隊不但未能有效調動整個政府聯合抗暴，反而各自為政，人人自危，可以躲起來便躲起來。最重要的是，眾所周知，眾多市民上街示威，箇中原因是網上有很多未經證實的傳言。由《條例草案》出台至今都有很多此類傳言，但特區政府似乎沒有意識、機制、方案和行動加以應對，時至今日仍不及時作出澄清，任由謠言歪理充斥，不斷削弱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與此同時，市民對政府的管治信心不斷下跌，社會幾乎分不清黑白。

特區政府和問責團隊在這半年內的表現確實不濟，沒有適時恰當地處理政治問題，害得警方疲於奔命，左右為難，變成民怨磨心及仇恨之始。政府聲稱會保證選舉公平公正，卻顯然做不到，也令我們的支持者非常失望。主席，面對社會紛亂失序，暴力橫行，市民期望特區政府在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可一如特首所言般樹立新風，亦期望政府可以放下身段汲取教訓，改革社會。但很抱歉，我們感受不到施政報告有新風、新作為，也看不到政府當局聚焦地解決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主席，面對翻天覆地的區議會選舉結果，我們會謙卑聆聽市民的心聲，但相比之下，特區政府絕對更需要反思反省。正正由於政府當局過去數月的解説工作做得不理想，又再三錯失不同機會，民怨才得不到有效疏導。加上別有用心的人推波助瀾，官民以至警民關係現正陷入空前危機，民怨確實巨大。

主席，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7月1日來香港視察時，曾向特區政府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提出3個寄語，即"一寸丹心唯報國"、"為官避事平生耻"及"上下同欲者勝"，我相信這也是止暴制亂的明燈。主席，我們雖然對政府有很多怨言，但只是出於恨鐵不成鋼之心。我們認為在當前香港最艱難的時刻，貿然通過這項彈劾議案會製造政治混亂，亦可能帶來社會動盪。如果成功彈劾，更會導致管治真空。主席，所以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好好反思和檢討，團結團隊，帶領香港重新出發。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這項議案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提出的。如要引用《基本法》的有關條文，我認為要十分謹慎，特別是對香港特區最高行政首長展開調查，更應小心清楚了解有關指控是否有理據，而理據是否充足。如要啟動《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的程序，當中涉及4個重要步驟。第一，立法會全體四分之一的議員聯合提出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第二，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第三，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後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如報告認為有足夠證據證明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便可提出彈劾案。最後，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這項議案的起因是特區政府推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即一般稱為《逃犯條例》的修訂。如要判斷行政長官有否違法瀆職，我們便要看看她在推動立法的動機及處理社會事件的過程中有否犯下嚴重過失。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初衷，的確是為了彰顯公義，按陳同佳案女死者家人的訴求，為其女兒討回公道。修例同時是為了避免香港成為逃犯的避罪天堂，過程中按照法律規定展開諮詢和立法工作。政府出發點非常簡單，在修例的程序中沒有發現任何瀆職行為。當然，特區政府在推動《逃犯條例》修訂的諮詢和立法過程中，以及處理和防止社會環境不斷惡化的工作上，確有不足及失策。首先政府未能釋除社會公眾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疑慮，令市民擔心和持續懷有不滿的情緒。此外，香港亦可能處於安逸一段長時間，政府對社會不滿的情緒缺乏敏感度，不知怎樣化解所面對的危機和衝突，導致社會矛盾越來越大，最終發生持續近6個月的社會暴亂。這場暴亂不斷演變，過程非常複雜，亦涉及多個因素，這並非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及市民大眾可預見的。政府在掌握社會脈搏或處理社會問題上，我只能說一個字："差"，工作相當令人失望。我會這樣形容：政府脫離了民眾，即俗稱"離地"。但這是關乎工作能力的問題，似乎與違法或瀆職無關。其實政府在處理這次修例事件中，當中有三大方面做得非常差。第一，公務員團隊欠缺團隊精神。這次修例的工作只交由律政司及保安局負責，而其他團隊未有盡力向市民解說。即使出事後，政府亦只舉辦了一場所謂的"對話大會"，司局級官員並沒有走進社區，向市民收集意見。第三，止暴制亂不力，特別在暴亂場合中，好像賊過興兵一樣，搗亂或衝突後才出動警察，予人感覺政府沒有能力處理暴力事件，甚至還未拘捕一些行使私刑的人。司長，我記得我在上次會議中問到，官員能否帶頭到堵路現場幫忙清理路障。

司長，這便造成現時仍然止暴不能制亂的局面。反對派議員說行政長官"無視主流民意反對，強推備受爭議的法案"。其實這件事的確令香港出現了數次大型遊行，例如很多市民上街請願。根據警方數字統計，數次大型遊行的人數最高峰時多達數十萬人。例如，根據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在6月公布的數字，街頭及網上聯署支持修訂《逃犯條例》的人數亦達到70萬人。其實，支持修例市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認同政府推出修例的理念，不贊成有人在現時沒有與香港簽署移交逃犯協議的國家或地方犯了嚴重罪行後，再逃到香港免受刑責。

可以說政府未有做好這項工作，但也並非刻意做壞事。反對派議員亦指責行政長官"採用過份武力鎮壓和平集會"，但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其實，香港在過去多年間舉行了不少和平集會和遊行，每年次數多達過萬次，但警隊有否需要使用催淚彈呢？相反，警隊還會負責維持秩序，包括在6月初的和平示威時，警方亦有負責開路及維持秩序，並沒有發生任何衝突。可是，在"六一二"出現的暴力場面，我當天也在現場，我看到一些暴徒衝擊警方防線。當時警方只是想保護立法會的安全和秩序，卻也遭到磚塊和鐵枝的衝擊。如果保護不當，警方也有可能被暴徒所殺。所以，有人說這些人手無寸鐵，我不知道為何會有人掩着雙眼，把曲的說成直，把直的說成曲，簡直是侮辱所有香港市民。反對派說香港沒有暴徒，示威者手無寸鐵。

每次發生的事件也是嚴重的警民衝突，公民黨、民主黨及反對派便立即出來譴責行政長官和警方。

他們還說民主，究竟何來民主呢？所以，雖然他們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中取得好處，但長遠而言，這樣會破壞香港的法治和民主，毀掉香港經多年建立的民主社會基礎。

我相信他們現時就像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般，前往美國呼籲美國制裁香港，但香港會否因為他們這樣做便放棄自己的經濟，放棄未來的發展呢？我在此可以告訴這些人：便是絕對不會的。香港的繁榮安定由我們市民繼續守護。

主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的定義很清晰，當中有數類，包括濫用職權的瀆職、疏忽職守的瀆職和徇私舞弊的瀆職。

主席，我不知道特首為何這麼厚顏無耻。

主席，對香港來說，"林鄭"、一眾高官、建制派及到今天還在說這些話的人全也是"佗衰家"。主席，其實我們可以不提出彈劾，只要她下台便可，只要她承擔責任便可，只要其問責團隊及今次搞出大麻煩的官員包括李家超和鄭若驊問責下台便可，只要將香港的社會秩序回復正常便可，有規有矩。作為梁振英政府的政務司司長，她在選舉期間夠膽指責別人無規無矩，但她才是無規無矩，打破了所有規矩。主席，"佗衰家"的林鄭月娥破壞《基本法》、"一國兩制"和香港的法治基石，引河水犯井水。

她一直不肯採用其他更有效和合理的方法，包括與台灣進行"一次性"的商討，以及我和楊岳橋議員曾提出有關域外法權的一些法例修訂。

明顯有其他政治目的，還不承認嗎？她破壞香港的法治基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這還不是瀆職嗎？主席，這6個多月來，市民已經受夠。

政府有否憐憫過這些人？及後有多少人因此而喪命？

做錯事的人包括在座的官員、警察，是否有人承擔過法律責任？

當天有200萬人上街，但"林鄭"政府仍麻木不仁，繼續硬推。再數下去，"七一"、"七二一"、"八三一"，暴力一直升級。

現在暴力當然升級，警暴制亂，衝突現在已經變成以暴易暴的狀態。主席，政府有否嘗試過做甚麼呢？主席，我記得林鄭月娥之前看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美國通過後，還膽敢說香港的自由沒有受損，傳媒享有自由。有傳媒被警察打，特首沒有喝止過警方。她有否叫前"一哥"或現任"一哥"依法辦事呢？

便是我們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每位市民也恐懼，那是政府製造出來的恐懼，令我們的制度禮崩樂壞，導致我們每個人也活在恐懼之中。只要社會真的做到有規有矩，重回秩序，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請"林鄭""過主"吧，不要再害香港了。因為她不肯下台，我們才要彈劾她，建制派的同事不知道嗎？盧偉國議員剛才的說話很可笑，我真的覺得建制派同事很可憐，出賣靈魂、出賣人格、講違心的說話，他們比我們更生氣，頸已經幼得像燈芯，但他們不能發圍，因為要舔共，硬着頭皮也要撐。他們為撈取政治本錢，支持警暴，支持"藍絲""私了"，長期攻擊市民，一直破壞香港的社會制度，破壞"一國兩制"，破壞法治基石，支持惡法，居心叵測，行為極之可耻，這是我回贈給盧偉國議員的。

這是政治昏迷。

主席，到最後數分鐘，我想作少許總結。其實林鄭月娥作為瀆職無信的慣犯，她這數個月的行為我們一點也不驚訝。大家想想她的過去，包括她擔任發展局局長的時候清拆"囍帖街"和皇后碼頭，以至她處理全民退休保障的手法，其實她是一名無賴，總之不合意的便刪去，合意的便做。主席，我剛才說的全部也是實質例子，但很奇怪，可能因為她是半個英國人，又或經常看黃子華的"棟篤笑"，她用英語發言時比較真心。根據外國通訊社的報道，她閉門告訴商界自己製造了不可原諒的混亂，令香港陷入政治危機，如果可以選擇，她寧願辭職，言下之意是她很難辭職。她亦表示深切的悔咎道歉，但奇怪地，我們生活在平行時空，香港市民不曾聽過她作出如此深切的懊悔和道歉，可能她用英語發言時真心一點。

主席，最後數十秒，我想香港市民記着這數個月以來被虐打和施暴的市民，有些甚至送上生命，包括周梓樂同學、陳彥霖同學、梁凌杰、"爆眼"少女、"爆眼"老師，一名又一名無辜的市民為了這場運動付出。所以，林鄭月娥的彈劾議案是必須通過的，多謝主席。

我發言也是要支持今次的議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調查"林鄭"和建制派的違法瀆職行為，更要作出彈劾。此項議案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

市民是知道的。

這難道不是無賴之中的無賴嗎？我要告訴建制派，特別是民建聯的議員，你們與政府一樣，是同一個臭罌的同一條臭草，是"過街老鼠"，還有顏臉在這裏扮割席？因為她口中不斷怪責政府做得不好、做得不足，但這項議案要調查政府的違法瀆職行為，他們又會怎樣投票？他們會反對，清楚表明會投反對票。

如果"林鄭"繼續這樣做，我要告訴她，是她主動與民為敵，香港人會繼續視她為敵人、"過街老鼠"。我今天在議事堂內羞辱她，並沒有任何忌諱，因為她一文不值。剛才，很多建制派議員談到要止暴制亂，說政府須再多做一點。

我要對"林鄭"說，"沒有暴徒，只有暴政"。要止暴，請停止警員的暴力，停止四處斬人的"白衣人"暴力，停止暴政。香港人的口號是，"721不見人，831打死人，101槍殺人"。要止暴制亂，很簡單，請她先下台。政府說想恢復秩序，是要恢復怎樣的秩序呢？就是恢復暴政，繼續透過小圈子選舉這樣不公的選舉制度產生議會，保留功能界別，每天做假諮詢。有哪一刻是尊重香港人意願的？立法會開會，無論是大會或委員會，每一刻、每分鐘也是在議會和制度的暴力下進行。

整項"送中惡法"引起了那麼多動盪，還想假裝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在7月1日，香港人衝進立法會議事廳，就是要告訴政府，他們要光復這個議事堂，就是要告訴暴政，香港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香港人知道沒有民主制度的監察是絕對的腐敗，更會一直衍生腐敗，永不超生。我們亦知道這個沒有民主的機制，是一個不會自我修復的機制，因為沒有市民的制衡，官員、警隊永遠也覺得自己是正確的，會永遠繼續把香港推向深淵。我很記得我親身在香港理工大學逗留的3日2夜，在裏面我所見到的和經歷的，我一生也不會忘記。漫漫長夜，槍聲不斷，不知哪些是甚麼子彈。有很多年青人不斷從理大的地下被抬上平台，流血的、頭部或胸口中催淚彈的、手指被催淚彈擊中腫脹起來的，他們哭着來到平台，我一生也不會忘記。有為數極多的年青人被水炮車射中，全身濕透地來到平台，說皮膚十分灼熱、很痛，他們痛得要脫下所有衣物，只剩下內衣褲，不斷替他們清洗傷口及清潔的醫護全部都哭了，所有義工及社工也哭了，那群青年人不斷呻吟，說很痛，是像火燒般的痛。我永遠也會記得這些畫面，我永遠也會記得警方要求他們離開理大，說會給他們一個安全出口，叫他們按指示從那個出口離開。

身為議員的我們也會這樣說：作為公職人員，當議員的人必須先做好一個人。做人要有良知、要頂天立地和誠實，做一個真真實實，有血有肉的人。我現在問司長、眾多高官和"林鄭"，你們在當高官及特首前，有否做好一個人？你們是甚至一個人也不如。每天在此向香港市民說謊，每天都說自己沒有做錯，每天也說警方沒有問題，以及這個制度沒有問題，但這是制度暴力，司長聽清楚了嗎？是制度暴力。所以，香港人不會再當順民，香港人會反抗到底。

如果連這樣可行、切實及可消減香港人一點怒氣的一步也不走，你教人可如何平息民怨？你只會繼續把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因此，很荒謬的是，建制派在此談論止暴制亂，批評政府及司長辦事不力，堵路未解決，暴徒亦未捉拿，但問題是，如果司長想社會平靜，不想再有人出來抗議示威，你便應首先自行問責下台，先做好自己。可是，很諷刺的是，建制派繼續縱容及包庇政府，繼續與政府同流合污，我要說多一次，整個建制派與政府和"林鄭"同樣是臭罌出臭草，今天沒有資格在此要求政府做好一點，沒有資格與政府割席。

警察身上的所有裝備全部都是用從市民得來的公帑支付的，市民如果不給錢，沒有這些公帑，他們剩下的只是內褲而已；他們的公權力全部都是我們賦予的，公帑是我們付出的。你們用這些公權力和公帑來欺負市民和香港人的兒女，以及毆打我們的青年人，香港人一定會永遠記着這筆帳，亦會撐到底。政府如果想止暴制亂，麻煩司長今天聽清楚多位民主派議員的忠告，好好地反省。如果"林鄭"仍然在聆聽我們在議會內的發言，我請妳也好好地反省，妳已經失去天堂那裏的位置了。

主席，我發言支持25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聯合動議的議案，指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有嚴重違法及/或瀆職行為，並拒絕在合理時間內辭職，因而要求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以調查相關的嚴重違法及/或瀆職行為，並向本會提出報告。司長表示這是一個很嚴肅的憲政問題，立法會議員不應隨便提出這項指控，但我想對司長說，這是屬於《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賦予本會的權力範圍。眾所周知，特首並非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現時整個問責班子亦不是經選舉產生。如果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這是唯一的機制，可在經過詳細調查之後，提請中央考慮免除特首的職務。主席，我們為何要提出譴責特首的瀆職行為？

其實，如果其他國家或地區出現這種狀況，我相信彈劾議案早已出現，無須等待6個月後才提出，司長還在此呼籲議員不要支持這項議案。司長，你坐在這裏，由昨天聽到今天，希望你可以認真聆聽議員提出的理據。儘管我們未必認為林鄭月娥嚴重違法，至少現時我手上沒有"林鄭"嚴重違法的直接證據，但"林鄭"有否瀆職呢？我相信肯定有。究竟何謂瀆職？

林鄭月娥在執行作為香港行政長官這個任務時，有否犯下嚴重過失呢？我相信全港市民都看到，她肯定有，例子多不勝數，15分鐘可能也不夠我們一一數算。

實際上，有太多涉及嚴重瀆職的情況，她沒有做好身為特首應該好好去做的工作。

在整件事上，"林鄭"完全不聽民意，這肯定亦是她疏忽職守的表現，是她執行任務時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由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鬧雙胞胎起，然後政府在6月眼見100萬人上街，但"林鄭"仍然堅持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而主席又批准可以不經法案委員會審議，直接在大會上恢復二讀辯論，這項《條例草案》幾乎已經在大會上表決了。

其後他們拖拖拉拉，由6月拖至10月，才正式在這個會議廳裏撤回這項惡法。市民和平表達政見，但政府不聽，因而錯失時機。他們是政府迫出來的。我們看到有人衝擊立法會，四處噴漆，在牆上寫得很清楚，他們質疑政府不理會和平示威，所以才迫使一些人作出你們口中所說的違法抗議。當然，我們不希望香港出現你們口中所說的暴徒，沒有人希望要經常上街抗爭，亦沒有人希望每逢星期六、日都要上街，還要把自己弄至遍體鱗傷，有些人可能會被捕，有些人可能要坐牢，他們以自己的個人自由、身軀和血汗來挑戰這個政府，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府？不聽市民意見，便是專制獨裁的政府，而這就是市民要反對的政府。如果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不聽民意、專制獨裁的政府，那麼市民上街抗爭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所有暴力行為均源於一個腐朽和專制獨裁的政府，市民才會被迫上街。

有哪位官員曾因自己在執行職務時犯下嚴重過失而問責？我在2015年揭發鉛水事件，即是公屋食水含鉛量超標，當中涉及11個屋邨和四大承建商，之後是否有官員問責？當時的水務署署長有否問責？房屋署署長有否問責？

"林鄭"其後更頒授"荷蘭水蓋"給他們，是否表揚他們讓市民飲鉛水有功？

為何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官員疏忽職守，犯下嚴重錯誤，卻全部可以繼續留任，每月領取數十萬元薪金？整件事牽涉的種種問題，一定要追究到"林鄭"身上，因為"反送中"運動持續差不多半年，令香港陷入亂局，箇中根源並非你們口中的年青人，亦不是教育制度，而是在於政府的管治出現問題。然而，這偏偏是政府一直迴避的，不敢承認自己管治失當，施政不聽民意，不去解決政治問題，只懂拖延。

另一方面，政府官員的支持度評分"滿江紅"，全部不及格。在過去幾個月，"林鄭"的支持度不斷下滑，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1月12日發表報告，"林鄭"的支持度跌穿20分，只有19.7分。有55%的受訪者給予"林鄭"的評分為零分，超過一半香港市民評價這位特區行政長官時，對她的支持度是零。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其他地方，一個沒有公信力和認受性的政府，加上不及格的管治團隊，既不問責，又觸怒全港市民，理應早已下台，故此這方面的瀆職行為也是非常明顯的。當然，更大的問題在於警隊，"林鄭"包庇和縱容警察，把他們推向前線，以為警察可以止暴制亂，藉此解決政治問題。最後，整個警隊變成與民為敵，他們濫用職權，使用過度武力對付香港市民，令香港慘變警察城市，現在牽連的是全港數百萬市民。有鑒於此，大家應該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林鄭月娥的瀆職行為。

主席，我聽了多位反對派議員的發言，其實，無論他們何等慷慨激昂，我用8個字便足以容形了：倒果為因，顛倒是非。反對派多年來將事實扭曲和抹黑，結果蒙蔽了很多市民，很多評論認為最近區議會選舉的結果，是國際級文宣及假信息的勝利，是現代選舉利用社交媒體及情緒操控的結果。今次區議會選舉，我認為票投反對派的160萬人中，最少有幾十萬人並非支持暴力，而是想表達對政府和警方的不滿。在整個反修例運動中，反對勢力用一些半真半假、極度煽情的超級文宣，深深改變了很多善良溫和的香港市民。初期，他們利用香港人對中國的恐懼，成功令政府撤回《條例草案》。然後，他們將目標轉移至警方，漠視警察是由於有暴亂才出動，要冒着被燃燒彈、磚頭、弓箭等武器襲擊來執行任務。又有市民被石頭擊中死亡、被縱火燃燒，他們都因為政見不同而被行私刑，因而嚴重受傷。大家都親眼看過這等十分殘忍的行為，所以6月至今有超過2,000名示威者及市民，以及近500名警察受傷送院，這是所有香港人都不想看到的情況。另一方面，綜觀世界各地的暴亂，大部分地方的暴亂時間雖然比香港短，但個別地方有10多人至200多人死亡，幸好香港至今沒有示威者或暴徒在警方的行動中直接死亡。於是，有人不甘心，製造死亡個案，傳言太子站有6人死亡，當被傳媒踢爆造假後，又傳有示威者被自殺、被強暴，即使有家屬否認，但他們仍強說確有其事。

剛才就有議員說"一大批人死得不明不白"，他可有證據支持他的說法呢？他作為一位議員，竟在議會上說"一大批人死得不明不白"，他這是暗示甚麼呢？

政府和警隊有錯的話，當然要認、要查、要改，但如果政府無法破解這類超級文宣的抹黑和移花接木，這些假信息只會繼續毒害市民，產生更多仇恨、更多憤怒，香港將永無寧日。

事實上，我認為今天社會出現的暴亂，責任不是單方面的，很多人均要負上責任，包括煽動暴力及支持暴力的人，這些人要負上更重大的責任。我希望市民可以冷靜下來想一想，現時香港出現的問題，其實是政治化、恐懼化、妖魔化所造成的。反對派之前亦企圖將"一地兩檢"政治化和恐懼化，但他們當時不成功，因為市民不相信，結果他們就"一地兩檢"提出的種種妖魔化狀況根本沒有出現。至於警察使用過分武力的指控，我相信確實不少——或是有少部分警察，在兵荒馬亂之間使用了過量武力，引起市民不安。我們要針對這些事件嚴肅處理，追究這些違法行為，但不應該"一竹篙打一船人"。正如社會暴力由少部分"黑衣人"造成，我們會否因而認為所有和平示威者及戴口罩的人都是這類人呢？那為甚麼少部分警察的行為會歸究整支警隊呢？另一方面，香港"黑衣人"使用的暴力，包括汽油彈、弓箭、磚塊，甚至有大殺傷力的炸彈，真的是招招"攞命"，要是警察不使用適當的武力，根本無法制止示威者的暴力。大家不應該倒果為因，如果社會沒有暴亂發生，警察又怎會出動，又怎會產生大家所謂的警暴呢？很明顯，社會上有人刻意無限放大警察的錯失，但對示威者的暴力卻無限美化，這些其實只是他們一貫使用的政治鬥爭策略，包括將問題極端化、將對手抹黑、不斷向市民危言聳聽，市民真的應該看清楚。我舉個例子，他們現在最喜歡指催淚煙、催淚彈有多毒、有多大傷害，雖然政府已澄清，催淚煙不會比他們燒商鋪或各種物品所產生的毒害差，但大家當然不相信，只是繼續說催淚彈更毒。我舉另一個例子，我們當天開會，有議員問為何警察要在醫院附近施放催淚彈，"老兄"，如果他們不是在醫院附近暴亂，醫院又怎會受到影響呢？這些例子實在太多，日夜也有這些例子，但不知為何市民仿如中邪般，就是看不到，他們只看到結果卻看不到原因。今天的議案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特首有否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觀乎反對派提出的4個所謂理由，包括強推備受爭議的法案、採用過分武力鎮壓、提出不合比例的控罪、造成社會撕裂，不管我從哪個角度看，這些全部都是政治檢控和政治指控，而且內容誇大失實。我認為特首和政府整個團隊在處理今次的問題上，只是進退失據和不作為，但特首並無作出違法行為，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特首符合他們的指控，所以我認為今天的議案只是一場政治show，我是不會支持的。主席，現在有人提出解散警隊，那警隊解散後，誰維持治安呢？

我們應該支持香港警隊，以克制、有節有理的態度繼續執法，期望可以盡快平息事件，令社會回復秩序，這是真正香港人、真正關心香港的人最大的願望。香港警察過去數月承受很大壓力，面對外界的批評、攻擊、"起底"和家人被滋擾等。與此同時，警察要背負沉重裝備四出奔走，長時間當值，還擔心隨時被刺殺，真的身心疲累，令人擔心香港警察早晚會崩潰，屆時便真的天下大亂，不得不出動解放軍了。

我知道新任警務處處長剛上任，希望他能夠帶來新改變、新風氣和新形象，不要讓人有藉口抹黑警隊。

對你們而言，我們被迫要施放催淚煙或實施管制，這些全部不是我們想做的，請大家讓我們回家陪伴子女。我是香港人，我有父母親、有兄弟姊妹，我也有一個安穩的家庭"。

因為我沒有受壓力，但我十分希望各位議員明白，在這裏說話是很容易的，但真正在現場是多麼痛苦和危險呢？

第二，為了大家的形象，我希望從此以後，有新的警隊，有新處長的帶領——我看到他的所作所為，他可以更有智慧的處理，也更加能處理。我希望能夠令警隊不要因為以往上級的不作為而士氣低落，我希望他們士氣高漲，我更希望他們一定要堅忍下去，令香港無須解放軍來維持治安。第三，我希望向市民說：我希望市民明白，警察也是香港人，絕大部分的警察也是十分辛勞地長時間為香港服務，他們是為了盡忠職守。警察跟市民無仇無怨，不會無故打市民，他們只是因為需要處理暴亂，而由於他們處於極大壓力下，或許有些地方做得不好。我們希望警隊從今天以後改變，我們希望有新的警隊形象，要使用勸退和講道理的方法。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如果各位市民能夠把警隊當作香港人和朋友，大家也在面對如何解決問題，便等於一個香港般。我們已經傷得夠深，現在大家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不要企圖用暴力作進一步推進。我可以說，香港這件事是"成也暴力、敗也暴力"。事情發展至今，我們已經夠傷了，請大家坐下來，大家都希望回復正常日子，繼續這樣推動暴力，不會有好結果，最終受傷害的一定是香港人。

主席，民主派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動議這項議案，以組成一個由首席大法官主持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有否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的指控。

而且，香港市民的眼睛亦是雪亮的。選舉結果很清楚，是一面倒的。

這種響亮的聲音，反映出大家反對政府、反對其管治、反對"林鄭"。他們只躲在警察背後，讓警察拿着警棍和警槍打壓，而其他嘍囉則在旁吶喊助威或試圖解釋。

她說道，有不少人反對暴力。

簡直是一派胡言。

有82%受訪者反對她出任特首，請她下台。

在文明開放的社會裏，面對這些數字的領導早已下台，鞠躬下台，萬死不能謝罪。

這種矛盾，今時今日亦有很多人要面對。理論上，如果中央人民政府以服務人民為己任，她與人民其實不應存在矛盾，因為人民的需要會反映在政府的管治上。香港人現時所渴望的，是世上所有先進、開放而民主的社會皆會走的路——政府通過人民授權，賦予管治權力，而當政府的管治並不依從人民意願，人民便可通過選票，在選舉的政治架構下改變政府。

政府只代表人民，而特首只是整個政府之首，她應為全港市民服務。不過，當中央人民政府與香港市民出現矛盾時，她卻選擇協助中央人民政府而非香港人。她知道自己犯下這錯誤，但她沒有辦法，因為連辭職也要得到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有些人可以分裂自己，在教會內可以是虔誠的信徒，在家中可以是模範父母親，在工作崗位上可以完全忠於上司。他的行為可以完全互相矛盾。例如，他的工作職責可能會對很多人造成極大困苦，但他同時亦是虔誠的信徒。

這是由於一個實際原因所致，便是香港市民無法奪去她手中的權力，但中央人民政府卻可以隨時奪去她手中的權力，亦可以隨時賦予她更大權力，她便一如婢女般。這正正是權力架構的問題。香港中文大學的女學生吳傲雪向"林鄭"撰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清楚指出："有能力彌補一切錯誤的你、有權力成立調查委員會的你、本應該向香港市民問責的你，恰巧是市民伸張正義的一個可能，而對很多市民而言，這是可悲且可恨的事實。成立一個獨立、公正且賦權的調查委員會填補現有機制的缺失，讓正義得以伸張，不只是我一個人的訴求，而是眾多香港市民五大訴求的其中一項。然而，漠視機制缺失的你，漠視警隊缺乏制衡的你，漠視警隊濫暴成風的你......全因為你這個行政長官位置並不是由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普選所產生，你權力的來源並不是源自香港市民的認同，你不用向香港市民問責。

"林鄭"身為一個人，應向自己的良心問責，做一個真正的人。

主席，有議員談到誰人要向自己的良心問責，我真的想不到這句說話是由張超雄議員說出來的。大家也知道，"林鄭"對張超雄議員非常好。他要為罕見病患者爭取權益，希望得到撥款。他找建制派議員幫忙，我們立即組織了一個規模細小的委員會，一起為這件事爭取。張議員帶領一群罕見病患者在政府總部外請願，特首親自出來接見，接着宣布撥出5億元。

聽了兩天議員發言，終於聽到有1位反對派議員肯說出真話，就是黃碧雲議員。

各位市民，這就是立法會議員的特權。

林鄭月娥破壞了甚麼？

就是立法會的反對派議員，他們沒有與暴徒割席，仍然維護甚至包庇那些人。究竟甚麼人破壞香港？甚麼人是罪魁禍首？他們說，因為"林鄭"不肯答應"五大訴求"，所以他們不罷休。

我請反對派議員撫心自問，你們也有子女。

他可能也需要找人幫忙了解情況，對嗎？所以，當特首收到死者父母求助時，她自然便會想辦法，這是很正常的，她會看看依照現行法例可以怎樣做。

其實，特首在那一刻是有一些失誤，我真的希望她多做一些諮詢，或向廣大市民解釋清楚。

再者，為何有那麼多中小學生被捕後，會在他們身上搜出汽油彈和"豬嘴"，還有伸縮棍等武器？

特首在整件事情上做得未如理想，亦有失誤，但我認為蛇無頭而不行，今天如果我們斬了這個頭，會令香港陷入更混亂的境況。

主席，我們今天辯論的是由反對派議員聯合提出、指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有嚴重違法及瀆職行為的議案。主席，我們看回議案的措辭，當中對於行政長官的指控包括"採用過份武力鎮壓和平集會"和"以不合比例的控罪打壓示威者"。

半年嚴重暴亂不單影響社會秩序，連市民外出的自由也受到影響和威脅。

我們看到暴徒使用的武器，除剛才所說用以縱火的汽油彈外，弓箭也是其一。我們所見這樣的示威場面，我相信沒有人認為是和平集會。

在過去這段時間，我們也看到有警員被人割頸，這是一項謀殺行為。最近有一份英文報章訪問該名警員，詢問他的看法。

但是，主席，我認為更可悲的是，這些失去理性的武力行為和傷害人的行為，竟然在社會上得到一些人理解、認同或縱容，這都是我完全不能夠理解的。坐在我們另一邊的反對派議員，在過去半年不單沒有跟任何暴力割席，更會為所有暴力行為和衝擊嘗試找一些理由，予以合理化。作為一名議員、一位從政者，應該引導一些市民，領導一些民意。

當然我們看到，反對派在此事上，連宣傳也滲透了很多煽動仇恨的成分。最近我們看到其中一句標題是"香港人報仇"，這些不是煽動仇恨是甚麼？主席，一個社會、一個城市，無論如何，沒有人會認同煽動仇恨是對的，但偏偏反對派議員樂此不疲。反對派不斷重申，最近半年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因為所謂警方的濫捕、過分使用武力對付示威者等。

當警方執勤的時候，就被迫要使用武力，因為對方使用的武力很大。

所以，如果我們說不希望看到有人受傷——坦白說，我不希望看到警員和普通市民受傷，也不希望看到示威者受傷——最好的方法不是別的，只要他們不出來參與暴亂就可以了。

主席，過去半年，除了生命受威脅和社會完全失去秩序之外，香港本身的經濟也飽受打擊。飽受打擊的可能未必是中層或中產，更可能是一些基層的市民。很多零售、飲食店鋪的員工因為現時的社會風波而導致失去工作，他們很多人還要養妻活兒。政府昨天宣布把"特別.愛增值"計劃提供予每名修讀培訓課程學員的津貼由4,000元增加至5,800元，這是一種回應，不過我相信，對於很多養家的基層市民來說是不足夠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希望社會盡快恢復基本安寧，止暴制亂。今天的議案是對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的指控。主席，我們要弄清楚，現時很多香港市民......我們不得不承認，特首林鄭月娥半年來處理止暴制亂的工作，還有很多不足之處。有很多市民認為她未能或未有能力完全達到止暴制亂的效果，包括很多措施未能完全有效地使用。最簡單的例子是協調各政府部門一起下決心止暴制亂，不單只有警隊在前線執勤，亦應有其他部門支援。

特區政府當天給我的答覆是共有43人。這個數字究竟有多準確呢？

特首在整個止暴制亂的安排上，我們認為她還有處理不足的地方，我們會對她提出一些批評和要求。我們要求她下決心做好止暴制亂的工作，這是市民對她的要求。

我剛才舉出的理由，已經闡明了我對此項議案的看法。主席，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在最近半年真的已經飽受衝擊，我們希望可以盡快回復市民外出的自由，讓他們真的擁有言論自由。因為現時表達自己的政見也擔心可能會被"私了"，還有這種威脅和恐怖在漫延，我相信很多人只希望社會能夠恢復基本安寧。

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我們應該對警隊公道。

我希望在席議員，甚至反對派議員，心底裏或許也覺得不應該出現此等情況。如果大家也覺得不應該這樣，我希望大家拿出良知，盡快讓社會恢復基本安寧，不要再不斷用一個理由，說無法達到訴求，故此理解所有暴力，支持繼續衝擊。這樣下去，只會連累整個社會，亦連累下一代。

主席，修訂《逃犯條例》引致的風波，由6月至今已擾攘接近半年，並將香港推到前所未見的危險深淵。社會上的示威衝突沒完沒了，民間發起的遊行集會、罷工罷課等，此起彼落。政府當局早在6月份，已回應社會的憂慮，宣布暫緩修例工作，修訂實際上已無法繼續進行；及至10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更在立法會會議上，正式宣布撤回有關條例草案。但即使如此，仍無法修補社會極度對立的情況，衝突沒有平息，反而越演越烈。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多元的社會，公眾就社會議題存在不同意見是正常不過的事。自由黨一直尊重以和平、合法手段表達訴求的示威者，但可惜的是，示威者當中有一小撮訴諸違法手段。而且，在過去多個月中，示威活動轉趨暴力，暴徒武力不斷升級：由最初在各區和平遊行，逐步變成投擲汽油彈、濫用私刑、大肆破壞商店及鐵路系統和設施。示威過後，街道滿目瘡痍，交通燈等設施受到嚴重破壞，人車爭路的情況時有發生，影響駕駛人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暴徒試圖破壞公眾秩序、威脅社會安寧，以及危害其他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這些衝擊法治，挑戰社會底線的行為，在任何文明社會都應受到嚴厲譴責。警隊必須嚴正執法，遏止違法及暴力行徑。自由黨相信，作為亞洲最佳警隊之一的香港警察，有足夠能力將任何破壞秩序、無視法紀的暴徒繩之以法。維護法治實在是香港過去100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基石。主席，自從示威活動開始至今，各區主要幹道經常被示威者堵塞，他們以癱瘓交通作為抗爭手段，對於營運極為依賴路面情況的交通運輸業界構成非常嚴重的影響。有的士和紅色小巴業者向我反映，暴徒堵路造成大塞車，很多市民為免影響行程，寧願改乘鐵路，導致不少業界司機收入銳減，生意大跌三至五成。曾經有司機遇上示威者堵路，便下車清理路障，協助道路回復暢順，卻反遭在場的大批暴徒"私了"，圍毆毒打至重傷。此外，更有多部的士被打爛，小巴被焚燒。面對生財工具被毀壞，本身只是小本經營的車主，根本難以負擔維修或更換新車的費用，經營狀況苦不堪言；不少司機更因擔心人身安全，不敢開工。香港職業司機不足的問題本已存在，現在的情況更是雪上加霜，公共交通服務的整體運載力受影響，商用車輛被迫閒置。主席，物流業界亦同樣因示威堵路而苦不堪言。除了大型示威外，快閃堵路亦頻繁發生，業界及前線司機均難以預料路上情況。如不幸遇上示威者堵路，行車時間必然大增，貨物運送因而延誤，須賠償客戶損失，對經營構成額外負擔。與此同時，暴力示威已令訪港旅客人數暴跌，11月份整體訪港旅客人次按年下跌超過五成。旅遊、零售、飲食、運輸等相關行業環環相扣，難以置身事外。當市道轉差，企業採購減少，貨運量自然亦隨之減少。主席，根據政府最新數據，本地貨物出口在第三季實質跌幅已達7.1%，10月份貨量顯著下跌一成，情況不容樂觀。物流業是本港四大支柱產業之一，養活了18萬名從業員。如果暴力衝突無法停止，物流業將受到持續打擊，從業員的生計堪虞。故此，自由黨認為，政府及警隊必須盡快平息暴力，讓社會重回正軌。現時，香港經濟面臨社會動盪，中美貿易摩擦及環球經濟放緩等不利因素內外夾擊，第三季經濟按季收縮程度擴大至3.2%，按年衰退2.9%，是自2009年金融海嘯後首次錄得的按年跌幅。香港經濟已明確步入衰退，各行各業均面臨嚴峻挑戰，相信倒閉潮和裁員潮隨時會出現。社會必須盡快回復秩序，讓現屆政府集中精力應對經濟問題，盡早推出具體策略，並採取措施防範經濟衰退帶來的負面影響。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風波波及整個社會，政府就修例的解說工作亦確實有不足之處。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現屆政府亦先後推出多輪紓困措施。儘管措施略嫌不夠全面，當中有所遺漏，但總算反應及時，在當前經濟寒冬時期，最少能夠幫助業界一解燃眉之急。故此，如果單以一件政治事件而全盤否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現屆政府的整體施政成果，並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及瀆職行為，自由黨認為是有欠公允的。再者，瀆職一般是指公職人員在履行職責時，濫權或徇私舞弊。但議案的指控是說行政長官無視主流民意，鎮壓示威並採用過分武力，以不合比例的控罪打壓示威者，甚至造成社會撕裂。我先不談這些指控是否屬實，但最低限度，在這些指控中看不到濫權或徇私，更莫說是有違反法律的行為了。主席，任何人參與違法行為都需要被帶上法庭，面臨法律的制裁。高等法院在10月就一宗有關集會遊行申請制度的司法覆核案，已經在判詞中清楚指出，集會自由並非絕對的權利，有關權利受法例所限制，也受制於公眾秩序及其他人自由和權利的考慮。故此，當示威活動偏離原先協定，甚至變得暴力和危害公眾秩序時，警方便需要行使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執法，並按照指引作出相對的回應，以保護市民的生命安全及私有財產權。面對不斷升級的暴力，行政長官和有關當局設法止暴制亂，維持社會穩定，這是對香港負責任的處理手法。主席，無可否認，香港社會一直存在很多結構性矛盾，遍及經濟、政治及社會各個層面。相關的問題包括土地供應不足、市民置業困難，產業單一化影響青年人上流的機會，人口政策有欠完善，造成人力資源短缺及人才錯配困境等，這些問題都難以在短期內妥善解決。修例風波釀成香港回歸後最嚴峻的政治危機，不單削弱了港府的管治威信，更危及香港的政治、經濟發展和定位，損害社會穩定，導致嚴重撕裂，社會正在為這場政治風波付上沉重代價。目前，當務之急是止暴制亂，先停止一切暴力衝突，讓社會回歸和平，各界可以在冷靜、理性和客觀的基礎上尋求出路，否則香港只會一直沉淪，徹底失去國際大都會的美譽，自毀前程。

主席，反修例事件引發的示威衝擊已持續了6個月，無可否認，這場修例風暴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事件由最初的和平示威，演變至近數月的暴力衝突，激進分子肆意破壞社會秩序，罔顧他人生命安全。

我不知道最壞的日子是否已經過去，作為愛惜香港的人，我當然希望事件已告一段落，但一個巴掌拍不響。如要和平便須透過大家長期共同努力，但說到破壞則只需一小撮人便可做到。回望過去6個月，我認為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其實在很多方面也可做得更好。反對派議員今天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聯合動議議案，要求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對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的指控。這項指控相當嚴重，他們提出的理由是特首無視主流民意反對，強推備受爭議的法案、採取過分武力鎮壓和平集會、以不合比例的控罪打壓示威者、造成社會撕裂。對於這種種描述，我不能認同。《逃犯條例》修訂工作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爭議，在處理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方面，特區政府低估了社會的反應，掌握民情變化的工作亦不到位，但經過市民兩次大型遊行的強烈表態，特區政府早在6月宣布暫緩《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當然，我明白很多市民對政府暫緩修例的決定感到不滿，所以，特首林鄭月娥亦已在7月再次宣布修例工作已"壽終正寢"，並且承認社會出現的矛盾和紛爭均由修例而起，政府會停止有關工作，希望社會能平靜下來，走出困局。特區政府在9月4日進一步宣布多項回應民意的措施，包括正式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建議，以及成立對話平台，希望透過溝通化解分歧。

既然不是事實，反對派議員還應否炒作這些事件呢？必須指出的另一點是，我極不同意反對派議員指稱政府使用過分武力鎮壓和平集會。他們無視在這數個月間，包括"六一二"當天發生的暴力、放火和堵路等嚴重違法行動，經常說示威者是進行和平集會，我認為這亦是歪曲事實。

主席，我代表新民黨發言，反對這項彈劾行政長官的議案。這項議案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理由是她強推一項備受爭議的法案。毫無疑問，該項有關移交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法案備受爭議，但是否違憲呢？是絕對沒有違憲的，因為《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政府推動移交逃犯的修訂法案，促進與國家其他地區進行移交逃犯與刑事司法互助的合作，絕對符合憲法。其實它亦符合反對派議員的意願。我趁陳淑莊議員進入了會議廳，雖然莫議員和楊議員正在離席，我也要再次提醒，雖然當年陳淑莊議員未加入立法會，1998年12月9日，我重申一次，是李柱銘議員首先提出一項議案："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當時這項議案雖然未能獲得通過，但所有泛民議員，包括涂謹申議員、李永達議員、鄭家富議員、吳靄儀議員、劉慧卿議員，每一位都支持。所以泛民根本知道推動刑事司法互助，與內地及國內其他地區商討移交逃犯是合憲，並且是有必要的。當然，後來我看到李柱銘先生反駁我，指他們所說的是在符合國際公認原則的基礎上進行，難道政府現時提出的修訂法案不符合國際原則嗎？它只不過擴大管轄區至澳門、台灣和內地，擴大了合作的地區而已，一樣符合國際標準，例如需要雙重犯罪、不可以政治罪行的理由移交、被移交人士亦可要求人身保護令及申請司法覆核，全部齊備，後來特區政府更加強人權保障，將涵蓋的罪類減少九大罪類，並將門檻加至7年以上。

其實這是他們當年一手推動的條例，當時我上司陳方安生女士亦在我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中，清楚表明要求保安局盡快進行。我特別留意到今次政府推行這項修訂法案，其實有多方面的進步。除了提高門檻外，特區政府最後也表示，請求方一定要同意被移交人士有公平的審訊。我相信特區政府亦得到承諾，請求方不會將被移交人士執行死刑，這實在較我1998年與中央政府商討時的安排有很大的進步。所以，我對於支持推動這項法案，絕對不感覺是一件錯事，亦不認同是推動一項惡法。當然，引起了爭議，這要多虧你們了，拍攝那麼多錄像影片欺騙市民，說"肉隨砧板上"，又到屋邨欺騙基層市民，告訴他們通過條例後，他們的單位會被收回，無耻地說謊。你笑吧！你最無耻，嬉皮笑臉，真的不說也不行，全部否認自己當年做過甚麼事情。行政長官推動的手法有所不足，她已自我批評。我清楚記得她曾說她的立法工作完全失敗，這當然包括宣傳和推廣手法，完全無能力向市民解釋這項條例的必要性及條文。第二，她說沒有好好掌握社會脈搏及對政治評估不足，我相信政務司司長都記得行政長官是這樣說的。

正如你們的好朋友林卓廷議員也說了一句公道話，推動移交逃犯的修例引起的後果，相比當年我推動"國安條例"是天與地比，當年我推動"國安條例"有很多人上街，但他們的怨氣並不純粹在於二十三條立法，亦包括SARS死了接近300人及負資產。

但今時今日，情況不一樣，有很多惡意分子，表面說沒有大台，其實背後有非常精密的設計，有一個全球"唱衰"香港的運動，在全球刊登廣告"唱衰"香港，傷害自己的城市。那些在香港出生的人、由香港納稅人支付薪金的人，不斷在外國"唱衰"香港。公民黨在9月2日正式去信美國國會，要求他們制裁香港。所以，我今天看到有市民看不過眼，說："恭喜你們！恭喜公民黨成功邀請美國制裁香港！"你們是否知道制裁香港有甚麼後果？

甚至如果出動核子武器，即如對華為般，斷絕與香港的金融來往，香港便會變回漁港。

11月25日，中環的"和你lunch"是否和平進行？

我身邊很多朋友、很多市民跟我說，他們的生計受損，生活方式受破壞，他們不敢表達意見。不久前，在九龍一個所謂集會期間，有一位無辜市民在街上清理路障時，遭人用渠蓋擊頭。這麼兇殘的事情，為甚麼反對派不譴責呢？反而對警方吹毛求疵。我特別覺得憤怒的是，他們竟然斗膽把6月12日的事件提出來談論。

這些暴力——香港的黑色暴力——以及對我們造成的安全威脅，完全不合乎比例。相比2003年，法案暫緩而不是撤回，善良且和平的市民便已經回家。現在是甚麼人不斷鼓動他們，不斷"和你唱"、"和你sing"、"和你lunch"、"和你擋"、"和你堵"，天天生事，令香港永無寧日，社會不可以恢復安寧，經濟受到沉重打擊？

現在香港一些無知青年被反對派蒙騙上街，其實他們受的傷害最大，因為很多投資者撤離，令經濟不斷萎縮。其實最受傷害的是這些聽從反對派呼籲上街犯法，並且面對刑責的人。所以，我堅決反對他們的議案，並且呼籲反對派議員撫心自問，他們所做的事會嚴重傷害香港，將來如何面對我們的下一代？主席，我謹此陳辭。

殺人放火現在變成了香港市民在生活裏需要接受的殘酷現實。

如果做得到的話，為何會有暴徒在警署附近埋伏，襲擊一些休班警員呢？"沒有暴徒，只有暴政"，"暴力有時候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留案底讓人生更精彩"，這些全都是一些很浪漫的政治口號，推年青人上戰場。無奈的是年輕人的確會相信這些口號，並且付諸行動，結果有些年輕人落得要"着草"逃走。

為何我們不把事實說清楚，勸大家不要做那些違法的事情，反而在議會裏為他們找一些美麗動聽的原因開脫呢？在席數位坐姿優雅的反對派議員，你們於心何忍呢？你們會否於心有愧？

我舉一個例子。我的區議員辦事處在8月初某天被破壞。當天發生甚麼事呢？有人申請在我的辦事處對面的公園，舉行一個和平集會。集會期間，一切當然很和平，但同一時間，我卻留意到公園旁邊的泳池附近，已有一群黑衣人磨拳擦掌，蠢蠢欲動。到了集會尾聲，人群開始散去的時候，有人便走出來堵路、拆圍欄，然後，摧毀我的辦事處。對於這些情況，反對派經常問警方為何要用催淚彈。

就這一點，我希望大家能夠公道一些。

我看到的"私了"，是一些不同政見人士被人淋火水後點火焚燒。我看到的"私了"，是一些清除路障的市民被人用水渠蓋襲擊，然後即時休克昏迷。

交通燈是否就有罪呢？

智慧燈柱又犯了甚麼罪呢？此外，在香港社會裏，說普通話的朋友究竟犯了甚麼罪呢？

我們看到數間大學究竟發生甚麼事呢？我們看到校園被佔領、破壞，甚至有人在校園門口設關卡，好像那裏是"太平天國"般，然後，這些人借助大學校園所在位置，癱瘓紅磡海底隧道、吐露港公路。校園裏有軍火庫、兵工廠、弓箭、氣槍、致命武器。主席，這些情況不單涉及人們能否自由進出大學的問題，更關於我剛才所提及的那種香港人過去從未想象過的景象。

主席，法律從來沒變，改變的是一些人士的道德和行為規範的標準。美國最近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社會上有些反對派人士還說會呼籲其他國家制裁香港。

這是否與歷史上引清兵入關、引八國聯軍入關的做法相似？當大家把良知掛在嘴邊時，我希望大家能夠言行一致。我希望香港能夠變回過去我們深愛的那個香港。主席，我謹此陳辭。

就以梁繼昌議員所列舉"七宗罪"的其中兩宗為例，其一是指控警察沒有盡力保護立法會，致使立法會遭嚴重破壞，因而有頗長一段時間無法開會；另一宗罪則指控行政長官做得不好，令香港的國際形象受損。其實，梁繼昌議員來自專業議政，但我不明白他為何如此喜歡自打嘴巴，或許他患有選擇性善忘症。我們回顧事發當天警察進入立法會地下時，其同屬專業議政的黨友莫乃光議員帶同一名外國傳媒記者，在地下向警察提出各種質疑及喝罵他們，而全港市民均看到當時梁繼昌議員是如何在警方面前張牙舞爪，指罵警察。

因此，正如今天《星島日報》頭版刊登一則由名為"香港市民"向泛民陣營"恭賀"的廣告所帶出的一點：恭賀公民黨、民主黨及全體泛民陣營成功爭取美國通過辱國禍港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歷史絕對不會忘記你們！"——你們這些人辱國禍港，歷史絕對不會忘記你們！事實上，特首在處理整個暴亂事件方面確有未盡妥善之處，亦難免有犯錯，令市民和我們甚感不滿，但更錯的是，她太天真，亦太傻。她在上任後，以為可以伸出橄欖枝與反對派修好，但她卻看不到他們的真面目是何等的猙獰，他們幹的是辱國禍港、通美禍港的勾當。今天反對派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指控行政長官嚴重違法及瀆職。我無意為行政長官說任何好話，但我想告訴這些議員，香港行政長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她的去留問題，絕不容許外部勢力插手，更不容許外部勢力的代言人在此指手畫腳。因此，就這項議案，我會投反對票。

主席，每個國家都期望地方政府官員做好地方管理，讓天下太平而非動亂四起。時至今天，已經過了6個月，特區政府處理香港動亂的手法，暫時似乎仍沒有任何平息的跡象，我深感不以為然。實際上，在這段時間，國家已被美國弄得暈頭轉向，中美貿易戰烽煙四起，以致國家必須集中精力處理國際形勢，尤其是美國事務。香港理應保持一個良好的環境，令國家可少一點擔憂，但我感到特區政府的某些所為卻是在添煩添亂。首先，修例風波的起因是在台灣發生的陳同佳事件。

國際影響及國際勢力，過去在香港一直存在，尤其是美國。在整個反修例的過程中，政府提供了很多藉口讓美國干預香港，這些"彈藥"是我們提供給美國的，令美國得以成功制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這絕對是失敗。

我不知道特區政府何時才能夠真正止暴制亂，令事件平息。很多國際投資者已明言不會前來香港投資，甚至不會聘請香港的大學畢業生，這些全是已公開的事實，那麼，香港未來的經濟和投資環境會變成怎樣？此外，資金的外流亦讓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得以受惠，不論金錢和人才均流向新加坡，這勢必影響大灣區的未來發展。

所以，我相信中央領導人最終會就香港的未來發展作出決定。

但是，中央不會這樣做，因為它珍惜香港，期望特區政府可自行處理。

因為她在6月3日說了這些話後，便激發了百萬人上街；然後政府仍然不願意收回《逃犯條例》修訂，只說會暫緩，是在暫緩數個月後才撤回。

我記得我們8月到美國做訪問時，葉劉淑儀議員也有同行。我不能說這一星期過得很愉快，因為我與葉劉淑儀議員溝通始終有一定的難度，亦有一段距離。

葉劉淑儀議員既然知道自己要去美國，既然知道香港需要國際遊說，那麼她現在為何仍要諉過於人？

既然張國鈞議員輸掉議席，他也應明白到民意的所向和所在。

無論是區議會選舉——新民黨取得零個議席——還是她曾參與的特首選舉，她亦缺乏選票。

在很多外國地方，如果地方選舉結果如此一面倒，當地官員根本已要問責下台，甚至集體辭職。

香港市民不能接受這些謊言，但類似謊言已由特首伸延至轄下的警隊。可是，他們不但沒有正視，連政府亦已完全放棄了執政或管治的意念。身處我們前方的司長早前公開說道，如果警隊的處理有任何未如理想之處，他可以代為道歉。

凡此種種，是一反常態的，而且讓所有香港市民看到，政府已失去管治意念。

她說道，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她也想辭職。

香港人其實很簡單，只要求有人道歉、負責、下台。

100萬人上街，她不理會；"200萬加1"人上街，她不理會。

還不夠和平嗎？

政府沒有機會回應"五大訴求"嗎？

警方執行職務，當然沒有問題，任何人犯法皆應被拘捕，但他們不能動用私刑。

他們應該服從上司命令，壓制自己的行為。

當她每次皆後悔上一次做得太遲時，她卻不斷做錯。這樣繼續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是否要在1萬年後，她才會發現自己今天又做錯了。她沒有好好利用現在僅餘的空間面對群眾，回應缺一不可的"五大訴求"。這是香港人的主流聲音，而我們已經用最和平的方法表達出來，請她不要繼續視而不見。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我現在請楊岳橋議員發言答辯。

主席，首先感謝35位議員，不分黨派就本議案發言。主席，我們25位民主派議員動議彈劾特首的議案，但保皇黨卻堅決擁護她。保皇黨在上月的區選兵敗如山倒，林鄭月娥的執着和無能，是關鍵因素。當初保皇黨受特首指揮，上下一心強推"送中條例"，可以說是被她綁上賊船。

主席，香港之所以弄至今天這樣的情況，完全是因為手握權力的人誤判民意，他們寧願掩耳盜鈴，也不正視香港人是追求自由、民主、公義的群體。很多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推行《逃犯條例》初期已經呼籲不要這樣做，香港人說不要這樣做，但特首仍然強推硬上，催眠自己認為自己永遠正確。可惜的是，在"十一二四"前夕，執政者仍然是這種態度執迷不悟，仍然被自己的fake news誤導，甚至誤導中央。主席，在區選海嘯式崩盤後，林鄭月娥死死氣出來說："將會設立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剛才司長再次重申向香港人推銷，他的說法是，調查連場示威的成因，以及政府可以做甚麼來改善。

現在的問題是，這個虛有其表的委員會，沒有法定傳召作證的權力，根本不能夠調查警方濫暴，沒有辦法將違紀的警員繩之於法。這個檢討委員會，加上已是"無牙老虎"的監警會，試問如何令香港人以至全世界信服呢？主席，我再次提在席的官員，你們的老闆現在的民望是19.7分，你是跟隨一個在民意上、認受性上，基本上，是零的一個人，你們憑甚麼為她保駕護航呢？主席，可惜的是，剛才建制派議員為政府保駕護航的前提下，竟然繼續為這條令他們今天崩盤式敗選的《逃犯條例》的修訂保駕護航，繼續說成好像跟他們沒有關係般，這一點才令人悚然。主席，我想帶出一點是，保皇黨不斷強調今天的年輕人，現在包括年輕人在內，接近6,000人被捕，當中年紀最小的只有11歲。保皇黨不斷強調這些年輕人是受人誤導，其實他們有沒有真正跟被捕者，跟在街上的年青人討論過，了解過這些年青人心裏的想法呢？你們沒有，你們的離地，今天即使敗選仍然繼續離地，而這點才是令人憂慮的地方，因為你們手握權力，因為你們是香港的決策者，究竟你們有沒有嘗試了解他們需要甚麼呢？

你們沒有，究竟是因為你們無能、沒有心，還是根本你們知而假裝無知呢？主席，今天這個當然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今天的香港是積壓已久、積壓很多困難抑鬱的香港。今天的香港亦不是當初1984年草簽《中英聯合聲明》時，當年香港人對香港有期望的香港。今天的香港是這群官員和保皇黨一手促成的香港，我們現在需要的是，讓香港有機會重生，讓香港有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而第一步，這不是最後一步，第一步必然是林鄭月娥鞠躬下台，她不願意離開的話，立法會便幫她一把。

1990年4月4日頒布《基本法》的時候，當初為何要將這條文寫入《基本法》裏呢？如果我們有權而不用，我們看到有問題而不解決，我們看到一個完全不能令香港繼續有效運作下去的特首仍然在位，不處理她，繼續讓她留下來的話，便好比將已經腐壞的食物繼續留下來，而它的腐爛發出的惡臭，只會令整個雪櫃一起糟殃，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香港的情況，而保皇黨就是幫兇。主席，清朝有位狀元姓秦，他曾經在岳王廟作過以下一首詩："人從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主席，來到2019年的香港，相關的詩句竟然一樣，同樣的道理發生在香港。我遇見兩位家長，他們的小朋友都正在就讀小學。